主席，有調查顯示，分別有百分之七十四及百分之九十九的受訪食品公司和連鎖式便利店，把已經或快將過期或賣相欠佳因而未能出售，但仍適宜供人食用的食物丟棄，造成浪費和產生廚餘。該兩類機構的經營者當中分別有百分之二十九及百分之八十二表示，由於擔心捐贈食物可能招致法律風險，所以沒有把該等食物贈予非牟利機構以供有需要人士食用。

主席，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局長又說經濟誘因，又說公帑，我只是問他，會不會考慮向商界提供退稅優惠，鼓勵他們捐贈食物？

政府如何評價資助項目的成效，成效是否理想，以及有否與其他國家進行比較？

局長可否向本會解釋，為甚麼透過政府撥款，捐贈機構便可以解決食物捐贈的相關法律責任？如果我們自行設立機制，民間團體自然無需透過基金撥款，便可在受保護的情況下捐贈食物，既節省納稅人的錢，又可以擴大成效。

主席，我當然不會認為局長和政策局這幾年沒有做事，事實上政府真正推動了惜食的文化。

如果能夠為食物捐贈者訂立一項免責的法例，便可以多踏前一步，讓更多商戶願意捐贈，所以每一步均同樣重要。其他國家例如法國更為進取，我想局長也知道，法國甚至已經訂立法例，要求超級市場必須與食物銀行簽訂捐贈協議，禁止棄置或摧毀未過期而賣剩的食物。

現時，各類小販牌照的繼承和轉讓有嚴格的限制。據報，上月一家在廣福邨內熟食攤檔已開業31年的麵店暫時停業，原因包括已故小販牌照持有人的兒子未能即時繼承牌照。該個案引起市民關注熟食小販的前景，以及該類主要服務街坊的特色攤檔逐漸消失。

主席，食物環境衞生署所發出的熟食小販牌照的正式名稱是"固定攤位小販牌照"。

有別於第一類及第二類的熟食小販牌照，"冬菇亭"的牌照申請人必須先和業主簽訂有關攤檔的租約，食環署才會簽發牌照給該人士在有關"冬菇亭"的攤檔營業。據食環署了解，主體質詢提及大埔廣福邨的相關"冬菇亭"牌照持牌人身故後，其家人未能與有關業主達成租用有關鋪位的協議，故此作出結業的決定。我現就質詢的各部分回覆如下：一截至2016年年底，食環署共發出161個固定攤位小販牌照。自1972年起，在一般情況下，政府已停發新小販牌照包括固定攤位小販牌照。若固定攤位小販牌照是在2010年5月21日前簽發的，有關持牌人如因離世、年邁或其他原因不能營業下去，食環署會容許其配偶申請繼承或承讓有關牌照。就"大牌檔"而言，有關持牌人如因離世、年邁或其他原因而面臨結業，在其配偶放棄申請繼承或承讓有關牌照的情況下，而其他"直系家庭成員"或其他具真正理由及有興趣經營者申請繼承或承讓有關牌照，假如區議會支持該"大牌檔"繼續在原址經營，食環署會積極考慮批准有關繼承或承讓牌照的安排。至於"冬菇亭"，假如相關人士與業主簽訂了有關攤檔的租約並符合申請固定攤位小販牌照資格，食環署一般會簽發新的牌照給該人士在有關攤檔營業。由於街頭小販活動始終會對附近地方造成一定程度的阻塞和環境衞生問題，政府向來不鼓勵街頭小販活動。加上現今零售業發達及市民大眾的購物習慣改變，食環署繼續沿用上述理念推行相關政策，並自2010年5月21日開始，規定所有新簽發的小販牌照均不設繼承或轉讓安排。二及三截至2016年年底，食環署轄下的熟食小販市場內，共有75個空置的攤位；"大牌檔"沒有空置檔位；至於房屋署轄下6個屋邨設有"冬菇亭"設施，其中一個屋邨的"冬菇亭"有3個空置檔位正在進行公開招標，另一個屋邨的"冬菇亭"設施因準備重建而空置。

審計署及政府帳目委員會曾分別在2015年4月及7月就食環署公眾熟食市場的管理提出建議，當中包括為空置率高的熟食小販市場制訂遷出計劃，以便騰出土地重新發展。食環署於2015-2016年度期間，已先後關閉了3個熟食小販市場。食環署會繼續因應個別熟食小販市場的經營能力、社區需要、所得資源和政策優次，跟進空置率高的熟食小販市場的遷出計劃。就個別具經營能力的熟食小販市場，食環署會為其進行翻新工程，以改善經營環境。就翻新和整合"大牌檔"而言，中西區區議會在2010年支持全數10宗就中區"大牌檔"持牌人將牌照轉讓給子女的申請，但申請人須符合食環署就污水處理、電力及自來水供應、燃料等項目訂定的條件。此外，渠務署為每個"大牌檔"設置污水井連接到地下污水渠及路政署亦重鋪路面。

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曾於2014-2015年度成立小販政策小組委員會審視小販政策。我們跟進了小組委員會的建議，包括：a繼續跟進固定攤位小販區資助計劃，以減低火警風險及改善排檔區的面貌。

若有關團體取得合適的場地，而有關建議得到所在社區及區議會支持，在符合公共秩序和安全、食物安全、環境衞生及不阻塞公眾通道的情況下，政府會就使用場地事宜與相關政策局及部門聯繫。最後，政府亦一直透過香港旅遊發展局，利用不同途徑向旅客及國際傳媒推廣香港的地道特色美食。有關工作將會持續進行。倘若有"大牌檔"或熟食中心引入新的特色並兼具旅遊推廣價值，旅發局將會向旅客作出推廣。

主席，我相信張議員可能留意到，在2014-2015年度，本局與當時的立法會有關事務委員會成立的小組委員會討論這問題後，政府已具體上改變政策角度。當局本來主要從規管者的角度出發，已經改為從發展角度及從香港多元經濟的角度出發，希望能夠為本土發展，特別是具特色墟市的發展做一些工作。不過，我希望張議員明白，我們現時所做的工作和面對的問題，並非因為本局同事或食環署仍然從規管者的角度出發，亦並非因為我們的態度不積極。

在舉辦墟市或設立排檔時，附近居民很多時候都會覺得，這樣做會對他們造成滋擾或對環境衞生、公眾秩序造成影響。

我想問局長，會否考慮把出租率偏低的街市的部分檔位或層數改建成熟食或美食中心，給予小本經營者經營空間，並給予消費者更多選擇？

我剛才忘記回應一點，就是當局會否考慮外國經驗。當局經常留意外國經驗，我到訪其他地方時，一定會光顧墟市或熟食中心。相信大家都留意到，除非是發展中的地方，否則能夠在街道或空地上設立熟食中心的情況越來越少。

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二及三部分指出，"就個別具經營能力的熟食小販市場，食環署會為其進行翻新工程，以改善經營環境"。其實，荃灣及葵涌一帶有數個熟食市場，該處的環境實在非常惡劣，"好天曬，落雨淋"，刮大風或下雨時，根本無法經營，環境衞生情況亦非常惡劣。我想問局長，他所指的翻新工程，除了將破爛地方修葺外，會否徹底改善營商環境，使攤檔能夠妥善經營？事實上，工廠區或其他地區的市民都會到該數個熟食市場用膳，局長會否在該等市場進行徹底大翻新工程？
主席，對於這個問題，我亦要分開兩部分作答。第一，如果真的正如議員所說，該熟食中心本身具備一些條件，例如人流和位置，應該可以營運得更好，我們的政策是希望盡量提供資源，以改善其設施。在改善設施方面，亦包括一些維修工作；如有需要，我們亦可能進行比較徹底或大規模的翻新工程。

這樣，我們一定要諮詢檔主，過程中也會遇到一定困難。他們可能會覺得矛盾，是否值得停業數月，甚至更長時間進行裝修，以換取一個更佳的環境？過了這關，我們便會進行工務工程的可行性研究，然後積極向政府爭取資源以進行相關工作。
主席，剛才局長亦提到，他外訪時都會到熟食攤檔考察。相信香港人都對新加坡很熟悉，當地"大牌檔"數量很多，衞生條件亦很好，也有很多國際知名的美食中心。我想知道，局長對這問題是否真的有長遠的承擔，會積極推廣，以及利用不同的機會，例如新屋邨落成後會否有新的"冬菇亭"？新的"濕貨街市"內會否有環境較好的熟食中心？會否成立跨部門小組，認真檢視可能就這方面進行推廣的機會？
主席，盧議員再次提到外國經驗，我想再說清楚一點，因為我曾多次到訪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地方的熟食市場。

主席，有不少沒有安裝獨立電錶的樓宇分間單位的租戶向本人反映，業主向他們收取每度電力的費用，高於電力公司所定的電費率，加重他們的生活負擔。業主所持理由是電力公司採取漸進式收費結構計算住宅用戶的電費；如果他們按各租戶實際用電量所適用的電費率收取電費，所得款項總和不足以向電力公司支付以整個樓宇單位用電量所適用的較高電費率計算的電費。有關注團體曾要求各政府部門解決上述問題，但不得要領。

不解決"必須得到業主同意"的問題，根本就於事無補，毫無意義。

主席，住在太子道的"劏房"租戶張氏夫婦與業主訂明，每度電費1.3元，水費每立方米13元，但是，後來業主在未有通知的情況下，將電費和水費增至1.5元和15元。其後，業主表示，因為前年隔鄰發生火災，要修理電錶，所以要提高電費和水費。水費和電費就如海鮮價般，業主說加便加。

主席，工聯會一直關注"能源貧窮"的問題，政府在2015年就電力市場未來發展進行諮詢時，已提出要關注基層市民的"能源貧窮"問題，希望藉檢討現時的《電力條例》及兩電的《供電則例》，明確禁止分間樓宇單位業主轉售電力給租戶，即"炒電"，但當局並無回應。雖然局長在主體答覆說自2014年開始，中電已進行了一些研究，他剛才回答鄺俊宇議員時又表示已為有關租戶安裝了9個獨立電錶之多，但全港有數以萬計的"劏房"租戶，究竟政府何時才會考慮檢討現行的《電力條例》及《供電則例》？如何才能確保"劏房"租戶不再被"炒電"？我們明白當局對現行租務條例等問題的關注，但檢討《電力條例》及《供電則例》是局長能力範圍以內的事，何時才會檢討？

我想問，局長會否考慮由稅務局控告業主瞞稅或向業主追收轉售電力的利得稅？

主席，警務處處長上月回應有關立法禁止侮辱執勤中警務人員行為的提問時表示，歡迎有多一條法例保障警務人員執法。此外，有不少市民指出，近年示威人士及違例駕駛者以粗言穢語侮辱及挑釁警務人員的事件時有發生。

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提到，有人認為如果訂立"侮辱執法的公職人員罪"，會令社會進一步分化，造成更多衝突。然而，所謂的衝突只是由那些專門挑釁警方，意在破壞社會秩序安寧的人製造的，所以無論立法與否，他們依然會繼續製造衝突。因此，有關立法會深化警民衝突或製造衝突的說法，其實是顛倒因果是非。相反，立法才可以提醒這些人，不要以為羞辱和挑釁警務人員是理所當然或沒有後果的。我想問局長，是否認同香港的警務人員應該免受干擾地執法和有尊嚴地執行職務，以便維持社會秩序？

不過，我想請問局長，世界上有否任何法例，對一位沒有牽涉任何擾亂公安或妨礙公職人員執法行為的人，只因侮辱一名公職人員而被入罪？

如有的話，有否成功檢控個案？

主席，局長沒有回答我有否成功檢控的例子。

局長介紹了一些外地法例，但至今有否成功檢控的例子？

主席，在2013年林慧思的"粗口女教師"事件後，我曾在相關的事務委員會上要求政府訂立"辱警罪"，但很可惜，2013年至今已經多年，政府依然沒有下文。

局長，這是我們的理據。

難道侮辱警察不屬犯罪，社會便不會分化嗎？言論表達自由......

因此，我想問政府，究竟何時才肯就"辱警罪"或侮辱執法的公職人員的罪行展開正式的公開檢討工作，並告訴我們有關工作的時間表或政府準備怎樣做？

如果訂立侮辱公職人員的罪行，是否應該同時相對地訂立侮辱市民的罪行？這樣會否加深社會矛盾？

露宿者和一般市民均可獲得這些緊急支援服務。消防處沒有就露宿者聚居地點發生火警的數字作分項統計。二社會福利署資助6間非政府機構營辦市區單身人士宿舍和市區緊急收容中心，並透過調撥資源，於2016-2017年度加設20個資助宿位，共提供222個宿位。此外，現時還有其他非政府機構以自負盈虧方式提供408個宿位，合共提供630個資助或自負盈虧宿位。資助宿位的入住期一般最長為6個月，惟負責社工可因應個別個案的需要考慮延長宿期，以便順利落實長期住宿計劃。至於自負盈虧宿位的入住期則由有關機構自行決定。在過去3個財政年度，資助宿位的平均入住率約為80%。社署會適時檢視有關服務的入住期，以及密切留意其供求情況。除了上述專為露宿者而設的宿舍外，社署或非政府機構亦可以恩恤理由轉介露宿者入住民政事務總署轄下兩個以自負盈虧方式營運的單身人士宿舍，現時該兩個宿舍共可提供580個床位。

現時，各項戒毒治療和康復服務大致可應付需求。社署自2010年10月起在全港各區設立24間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這些中心由非政府機構營辦，提供一站式、地區為本的社區精神健康支援服務，包括外展服務，服務對象包括露宿者。政府在2017-2018年度將額外增撥約3,200萬元經常開支，進一步增加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社工及支援人手。

在2017-2018年度，醫管局將獲增撥7,300萬元經常性撥款以加強精神科服務。政府沒有就為露宿者提供戒毒服務及外展精神健康服務的人手，以及露宿者接受該等服務的人次備存分項數據。

今時今日，即使根據保守估計，坊間的無家者共有1614人——這是大學的調查結果——90多個宿位顯然不足，而半年的住宿期亦無法令他們改變生活。

即使要施加這種限制，當局最低限度也要增加宿位，但為何一直都沒有增加專為露宿者提供的宿位？

我想指出，現時一般的居住期是6個月，因為我們提供這些緊急宿舍，其定位是作為中轉站；若要解決露宿者的長期住宿需要，始終要靠增加房屋供應。

主席，在2月6日晚上8時至凌晨1時半，福利事務委員會有9位委員曾探訪露宿者。

政府這樣做，難道是要表示只有深水埗區有露宿者，而其他區沒有嗎？主席，我的問題是：政府何時才會制訂無家者友善政策？何時才會進行露宿者人口統計？

一方面，我們要支援露宿者，並針對個別露宿者不同需要提供協助；另一方面，我們要照顧整體上的地區管理，包括環境衞生、治安等問題。

根據我從相關部門取得的資料，他們絕對尊重露宿者。

我已聽到邵議員的關注，我相信其他部門的同事亦已聽到這些意見，我會將議員的關注轉介他們跟進。

主席，我想你也聽得很清楚，局長沒有回答我的問題：政府何時制訂露宿者政策？

這些統計與當局的數字有出入，據我理解是因為"無家者"和"露宿者"在定義上有分別。

我想問局長，可否再增加宿位，以致6個月的住宿期可以延長，讓入住的露宿者有較長時間適應環境，然後尋覓新居所？
多謝梁議員的提問。我們十分樂意檢視實際情況，但究竟住宿期需要多長時間，我想要視乎個別情況而定。

我想問局長，你所說的原則究竟何時才會出現？

根據民政事務總署給我的資料，當時沒有露宿者表示有即時住宿需要。

如果議員想進一步就具體情況取得資料，據我所知，福利事務委員會及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將在下星期一舉行聯席會議，屆時深水埗民政事務專員將會出席，議員可在該場合要求提供進一步資料。

《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旅遊業條例草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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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謹動議二讀《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
本《條例草案》的目的，是對《稅務條例》作出修訂，以落實2017-2018財政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所建議的稅務寬減措施。首先，恆常措施方面，條例草案訂明由2017-2018課稅年度起，在薪俸稅和個人入息課稅下作出以下調整：a把邊際稅階由現時40,000元擴闊至45,000元。這項措施會惠及130萬名納稅人，政府每年的稅收會減少15億元；b增加傷殘受養人免稅額，由現時66,000元增至75,000元。這項措施會惠及35,000名納稅人，政府每年的稅收會減少5,000萬元；c增加供養兄弟姊妹免稅額，由現時33,000元增至37,500元。這項措施會惠及23,800名納稅人，政府每年的稅收會減少1,300萬元；d延長居所貸款利息扣除年期，由15個課稅年度增至20個課稅年度，最高扣減額則維持每年10萬元。政府每年的稅收會減少4億3,000萬元；及e增加個人進修開支的最高扣除額，由現時8萬元增至10萬元。這項措施會惠及3,500名納稅人，政府每年的稅收會減少800萬元。上述各項調整合共會令政府每年的稅收減少20億元。除了上述恆常措施外，《條例草案》亦訂明寬減2016-2017課稅年度75%的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以及利得稅，上述每個稅項的每宗個案以2萬元為上限。有關扣減會在納稅人該課稅年度的最終應繳稅款中反映。措施將惠及184萬名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納稅人，以及132,000間須繳稅的法團及非法團業務。政府的收入將因而減少183億元。主席，我們已於3月1日向立法會發出的參考資料摘要中詳述有關的建議修訂。我希望各位議員支持，並盡快通過《條例草案》，讓我們能早日實施有關的稅務措施。我謹此陳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予以二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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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謹動議二讀《旅遊業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設立獨立法定規管機構——旅遊業監管局，以負責旅行代理商、導遊和領隊的發牌和規管事宜。政府制定《條例草案》的政策目標，是提升旅遊業界的專業水平，促進行業健康長遠發展。多年來，政府十分重視本港旅遊業的可持續發展，大部分旅遊業界人士亦一直妥善經營業務。然而，過去在內地入境旅遊市場中曾發生旅客遭受強迫購物的事故，當中更曾涉及旅客傷亡，業內亦曾有其他不同類型的違規個案。這些事件難免損害本港旅遊業的形象和聲譽，以致有訴求要改革現時的規管制度。政府於2011年4月進行為期10星期的公眾諮詢，並因應諮詢所達的普遍共識，於同年12月宣布決定成立一個獨立法定機構。現時旅行代理商註冊處和香港旅遊業議會各自的發牌和規管業界的職能，將在新規管制度下交由旅監局負責，全面公正地規管旅行代理商、導遊和領隊。整體而言，《條例草案》有三大重點，分別是：成立旅監局，作為本港旅遊業的規管機構；透過法定發牌制度規管業界，打擊嚴重不良行為，以及透過成立旅遊業發展基金，促進行業健康長遠發展。在旅監局的成立方面，該局會由非業界成員佔大多數，以樹立公正持平的形象。政府建議旅監局共有30名成員，其中17名為非旅遊業界成員，即主席、由旅遊事務專員出任的副主席，以及非旅遊業界成員；其餘13名則為旅遊業界成員，即旅行代理商、導遊和領隊的代表。新規管制度主要在3個層面規管業界，分別是經《條例草案》而制定的主體法例、附屬法例，以及由旅監局制訂和發布的行政措施。主體法例和附屬法例會列明若干針對主要不良行為的刑事罪行，違例者一經定罪，最高可處罰款和監禁；如違例者是持牌人，另須面對《條例草案》所訂的紀律程序。持牌人如只違反行政措施，則須面對紀律程序。在發牌制度方面，《條例草案》會擴大關於旅行代理商的發牌對象範圍。除了在香港經營出境及/或入境旅遊業務活動的人士外，任何人在香港境外經營出境旅遊業務活動，並在香港境內或從香港境外，向香港大眾積極推廣有關活動，均須領取牌照。此舉旨在把本港外遊市場內日趨普及的網上旅行代理商納入新規管制度，向本港外遊旅客提供更大保障。《條例草案》中關於旅行代理商的發牌和續牌要求會參考現行規定而訂，即在《旅行代理商條例》之下關於申請人是否適合持牌的考慮因素，以及旅議會現有規定。《條例草案》亦增訂若干新規定，包括引入以銀行擔保形式繳存保證金和委任獲授權代表等要求，並在審批發牌和續牌申請時考慮相關因素，例如涉及暴力行為或《商品說明條例》所訂罪行的定罪紀錄。另外，《條例草案》會就導遊和領隊設立法定發牌制度，以取代旅議會現時以行政方式推行的核證制度。有關發牌和續牌的要求，會參考旅議會的現行規定而訂。導遊和領隊每次續牌時，亦須先完成指定持續專業進修計劃，以提升他們的服務質素和專業水平。旅監局在審批發牌和續牌申請時，會全面考慮申請人是否適合持牌，例如顧及他們涉及相關罪行的定罪紀錄。為打擊旅遊業界的不良行為，包括無牌經營旅行代理商業務或從事導遊或領隊工作、與不合資格的內地旅行社合作、沒有在旅遊車上展示所接載旅行團的相關資料等，《條例草案》載有相關刑事罪行的條文。鑒於強迫購物的問題尤其困擾業界多時，《條例草案》亦會賦權旅監局透過附屬法例訂明牌照條件，禁止旅行代理商和導遊作出任何強迫購物的行為。違反牌照條件的旅行代理商和導遊，會受到刑事處分及/或紀律制裁。我們理解，導遊和領隊身為業界前線從業員，工作時主要按照旅行代理商的指示行事。《條例草案》會賦權旅監局制訂一系列行政措施，以協助釐清他們的工作關係，並加強保障導遊和領隊的權益。有關措施包括規定旅行代理商向導遊或領隊提供帶團工作單，以及與導遊或領隊簽訂服務協議，當中要求旅行代理商向他們支付服務報酬、不得要求他們承擔或不合理地墊支接待旅行團費用，亦不得拖欠他們已墊支的費用。違反行政措施的旅行代理商，會受到紀律制裁。《條例草案》會賦權旅監局成立紀律委員會，成員來自旅遊及非旅遊業界，當中非業界成員為多數。紀律委員會負責就關乎持牌人的投訴和涉嫌不當行為的個案進行研訊，並作出紀律制裁命令，例如警告、扣分、罰款、暫時吊銷以至撤銷牌照。任何持牌人對有關紀律制裁命令感到不滿，可向獨立於旅監局、由政府委任的上訴委員團提出上訴。為確保上訴委員團獨立，全部成員會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委任，並且不得為公職人員、旅監局成員或該局轄下任何委員會的成員。另外，旅監局轄下會有一個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委任的獨立小組，處理消費者與持牌人之間不涉及紀律事宜的爭議。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旅遊業條例草案》，予以二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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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公共財政條例》動議的擬議決議案。有意就議案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我現在請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發言及動議議案。

我在過去4年均有發言及投反對票。

不過，可能正正因為曾出意外，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的公務員同事都格外盡責，慎重處理這項決議案。

我提出反對的第一個原因，是我反對本年度的財政預算案。反對這份預算案的議員，原則上和邏輯上都應該反對這項臨時撥款決議案。正如局長剛才所說，根據《2017年撥款條例》申請動用的臨時撥款是952億元，佔《2017年撥款條例草案》下撥款總額的24%。

代理主席，我特此預告，我會盡力在《2017年撥款條例草案》恢復二讀及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時認真、仔細審視這份預算案。自2013年開始，每年均有數位議員透過提出大量有意義的修正案，花較長時間認真審議撥款條例草案。我過去曾質疑當局為何只申請兩個月的臨時撥款。

雖然我不會支持，但其他議員亦會支持。

我認為，在過去幾年，政府有意限制議員審議預算案的機會，例如當局曾表示有意限制議員在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提出的問題；並表示議員在恢復二讀及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提出大量修正案，是要阻延撥款通過。當然，前主席曾鈺成過去已立下多個先例，裁減有意義的修正案。

反對這項臨時撥款決議案的理由實在太多，包括決議案的資料太簡單、太粗疏，根本無法認真審議。決議案指明，除另有規定外，各開支總目和分目的臨時撥款中的經常開支，應佔整體預算案的20%；而有關總目下非經常開支的臨時撥款，則不應超過該總目非經常開支全年預算的100%。我剛出任議員時也不明白，為何取24%的撥款只足夠兩個月的開支，理應足夠3個月使用，但原來事實並非如此。在臨時撥款中，不少總目的臨時撥款佔全年開支20%以上，當中非經常性開支可以全額取用。舉例來說，在"總目53 ─政府總部：民政事務局"的臨時撥款佔全年預算的26%；"總目148 ─政府總部：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的臨時撥款佔全年預算34%；"總目166 ─政府飛行服務隊"的臨時撥款更佔全年預算67%。政府解釋，總目下的臨時撥款包括經常開支及非經常開支。

翻查紀錄，2009年內務委員會曾成立一個審議臨時撥款決議案的小組委員會，討論臨時撥款決議案。然而，即使當年成立了小組委員會，政府亦未曾提交文件，詳列各個總目中屬於臨時撥款的經常開支及非經常開支的金額。由此可見，即使成立小組委員會，亦無法提供令市民滿意的資料。

以教育開支為例，2017-2018年度總預算573億元中，臨時撥款佔131億元。我非常肯定，這筆臨時撥款一定包括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寧死也不肯取消的基本能力評估研究計劃的開支。根據BCA推行的時間表，2017年5月11日至12日將會舉行全港性小學六年級說話及視聽資訊評估，並在6月13日和14日舉行小學三年級紙筆評估。

政府其後發表新聞公告，指根據預算，修繕官邸損耗地方和破舊設施的預計開支是83萬元，當中39萬元用作修繕建築物和地台、4萬元用作更換地毯、18萬元用作翻新外牆、16萬元用作更換家居裝置，以及6萬元用作工程應急費用。有關工程預計在3月完成。但是，究竟工程"尾數"會否納入新年度預算案中的臨時撥款，實在無從得知。以上兩個涉及教育局和財政司司長辦公室總目的臨時撥款，無可避免包含吳克儉和陳茂波的月薪。在審議預算案時，我將會提出削減這兩位司局長的薪酬。吳克儉漠視BCA對學童的傷害，亦無視兩位熱門特首候選人林鄭月娥和曾俊華要求取消TSA的訴求。

即使敗訴，政府仍會繼續使用這筆臨時撥款進行上訴，耗費公帑與民意作對。因此，我反對總目92下的臨時撥款。最後，臨時撥款亦包含行政長官辦公室的20%撥款，這筆撥款必然包含行政長官兩個月的薪酬。

我呼籲各位反對這項臨時撥款決議案。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如果沒有，我現在請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發言答辯。在局長答辯後，辯論即告結束。

我希望議員支持這項議案，讓政府在2017年4月1日新財政年度開始至《2017年撥款條例》實施的一段期間，繼續獲得所需資源提供各項公共服務。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兩項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就延展附屬法例的修訂期限而動議的擬議決議案。

我現在請易志明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易志明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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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第二項議案：延展於2017年3月1日提交本會省覽的《版權審裁處規則》的修訂期限。我現在請李慧琼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
主席，在2017年3月17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決定成立小組委員會，研究《版權審裁處規則》。議員亦同意本人以內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動議議案，將該項規則的審議期限延展至2017年4月26日，以便有關小組委員會有足夠的時間進行審議工作。主席，議案內容已載列於議程內。謹請議員支持議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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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李慧琼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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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無立法效力的議案辯論。"充分發揮本地旅遊資源的優勢"的議案辯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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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請姚思榮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

主席，各位同事，旅遊業是香港重要的支柱產業，為多個行業帶來效益，增加基層市民的就業機會。旅遊亦是市民的一種生活方式，欣賞美景，增廣見聞，為個人生活帶來歡愉。隨着交通和網絡信息發達，旅遊的方式開始發生明顯的變化。以旅遊目的和消費行為來劃分，我嘗試將遊客歸併為3類。第一類是傳統型遊客，此類遊客年紀較大，或以一家大小一起外遊為主，出遊時間短，遊覽目的地多，一般要求是走馬看花、能到此一遊便滿足。第二類是成長在網絡時代的新世代。網民未出門已知天下事，習慣通過互聯網了解和分享目的地信息，關注當地的特色景點、文化、飲食、娛樂等，務求親身體驗民風民俗。近期，哥本哈根官方旅遊推廣機構在公布2020年發展策略時指出，新世代旅客期望得到的並不是完美無瑕的風景照，而是由愛好、人際關係與城市的真實面貌構成的即時體驗，以及這些體驗與個人的連繫。第三類是大家較少談及的本地人遊客，即香港市民。我們在談論旅遊業的客源結構時，往往忽略這類客群。事實上，不少旅遊景點能夠成功，最先是由本地需求帶動，然後才逐漸受到外來遊客的歡迎和捧場。以我們熟悉的日本為例，其不少旅遊景點是先滿足本地人的需求，配套成型後才向海外宣傳；一些旅遊項目甚至是依靠本地人，東京迪士尼樂園就是典型例子，本國遊客佔其訪客總數90%以上。所以，當局在考慮旅遊規劃時，亦應研究港人的需要。最近，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在旅遊規劃研究中一併加入康樂休閒，這是正確和明智的做法。因此，政府在制訂具前瞻性的旅遊策略時，不能只顧滿足第一類遊客的傳統需求，而忽略滿足第二及三類遊客的需要。今天我提出這項議案，是希望當局能夠打破傳統旅遊規劃的觀念，發揮本地旅遊資源的優勢，迎合現時消費群的變化，為香港旅遊業增添新的源泉和動力。回顧香港旅遊業過去10多年的發展，可謂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俱備。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姚思榮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有7位議員要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就議案及7項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我會依次請要動議修正案的葉劉淑儀議員、胡志偉議員、林健鋒議員、郭家麒議員、田北辰議員、周浩鼎議員及陸頌雄議員發言；但他們在現階段不可動議修正案。

然而，這些工作全都可以做得更好，我們檢視一下近10多年來的旅遊發展。很明顯，自從開放自由行之後，香港的旅客數字就由2002年的1,650萬人增加至2015年"一簽多行"最高峰時的5,900萬人，內地旅客佔了超過七成。大量的內地旅客訪港，當然帶旺了本港的零售、酒店及餐飲業，除了為業主帶來豐厚的租金收入外，的確為基層勞工帶來很多就業機會。可是，缺點就是某程度上扭曲了本港的經濟，亦造成很多文化上的衝突，影響了陸港關係。自從政府把"一簽多行"改為"一周一行"之後，內地的旅客大幅減少，直接影響香港的零售業，各位都知道這方面的數字已經是連續23個月下跌。據我了解及業界人士向我反映，旅遊業現時其實是在水深火熱之中。

其實，旅遊業及零售業也受到數碼革命和互聯網影響，所以我們實在需要有一個新的政策局，由一位比較有廣闊視野、高瞻遠矚的官員領導，檢視全球經濟及科技發展的趨勢如何影響香港的旅遊業，我們的旅遊業應該如何在全球發展的趨勢下重新定位，應走哪條路線，應如何開發新的旅遊產品，無論內訪還是外訪。如果我們促進外訪旅遊，我們的特區護照免簽安排已經有輝煌的成績，但最近的排名好像下跌了，因為有人比我們做得更好。如果我們要促進外訪旅遊，保安局和入境處應否加把勁，爭取更多免簽安排，讓我們的旅客可以到更多不同的地方？

這樣才會有較高的經濟收益，所以實在需要由一位政策局級別的官員領導一個新的旅遊局，檢視全球經濟、科技、旅遊發展的趨勢，協助香港的旅遊業開發新的旅遊產品，為旅遊業的人手方面作長遠的規劃，提高他們的服務素質及知識水平。代理主席，我去羅馬、威尼斯和佛羅倫斯等地旅遊時，發覺他們由具有博士學位的人來當導遊。

代理主席，今次的議案和修正案，大部分同事都提出一個共通點，便是香港的旅遊業應該多元化發展。對於有議員提出，我們要發掘本土特色，甚至推動綠色旅遊，我也是同意的。不過，除了這數種傳統旅遊產品之外，我想提出一個新概念，便是冒險旅遊。

同樣，很多外國朋友會組團來港旅遊，順便行山。不過，近年來，外國有更多新興旅遊活動，例如印尼近年推出多項徒步橫越熱帶森林的探險活動。台灣除了單車環島遊，近年甚至有更多徒步登山活動，當地導遊會帶旅客進入國家森林公園和原住民居所。這類旅遊有一定探險性質，但可以令旅客更了解一個地方，有更多不同類型的體驗，也可延長旅客的停留時間。香港十分適合發展這類旅遊活動，特別是我們的郊野公園佔全港面積40%，是十分重要而且珍貴的旅遊資源。所以，除鼓勵綠色旅遊，邀請旅客來港行山之外，我們應進一步考慮設計一些旅遊產品，善用郊野公園，令旅客來香港安全地探險。其實，很多國家的郊外環境，香港也可以找得到。我們的郊野公園得天獨厚，既鄰近市區，也有不同景點，有高山、流水、海灘、瀑布、漁村、廟宇。我們有各種不同的環境，有各種不同的景態。

郊野公園提供了開發冒險旅遊所需的天然環境。

這正是與很多同樣想推動冒險旅遊的國家或地區的最大分別。

所以，我認為香港應該發揮這種長處，推動冒險旅遊，增加我們的客源，令旅客有更多不同的體驗，增加他們再來香港的意願。

所以，我接下來帶大家進入一個十分重要的題目，便是拆牆鬆綁。我們發展旅遊業，其實受到很多法規的限制。以發展文化旅遊為例，現在很多手機應用程式可以提供文化旅遊服務，甚至有香港研發的手機應用程式，能夠配對香港人做導遊，帶領個別遊客體驗香港地道特色。不過，這種服務已經被質疑是否違反《旅行代理商條例》。又以民宿和Uber為例，其實很多香港人到外地也會使用這類服務，但在香港，這些服務存在灰色地帶，甚至被裁定為非法。現今科技進步，當大家提出要善用科技、要發展新旅遊體驗時，我們是否應該相應檢討法例，一方面方便旅客，另一方面發展新的旅遊產品和服務？除了上述涉及科技的問題外，其實還有很多法例限制發展旅遊產品的可能性。就以發展冒險旅遊為例，現時《郊野公園條例》規定了指定的露營地點，這種限制很多時候與保護環境無關，但卻絕對限制行山和露營人士對活動地方的選擇。

除露營之外，露營車也遇到類似問題。去年，法院對於露營車有否違反《旅館業條例》便有不同看法。究竟露營車是否受條例規管呢？政府在政策上是否鼓勵露營車發展？政府是否需要修例促進這類旅遊產品？無論如何，政府也應該提出一種說法，否則很多外國很普遍或流行的做法，在香港卻因為法規關係而受到各種限制。我提出眾多例子，希望在座同事、政府官員，以至業界思考，當我們提出要發展新旅遊項目時，其實是不是應該努力拆牆鬆綁，檢討現時法規的限制？

關於今天這項議案，民主黨主要從旅遊產品多元化的角度，提出拆牆鬆綁的概念，並以新思維推動旅遊。葉劉淑儀議員建議，"成立專責推動旅遊事務的政策局"。

但是，客觀事實是對於技術困難或法規上的困難，仍然不能通過一個政策局解決。所以，我們認同政府應該以更高層次來看待有關問題，從而拆牆鬆綁。

陸頌雄議員提出成立旅遊局。我想請問，究竟旅遊局與旅發局有甚麼分別？

我想這方面需要進一步檢視。但是，就現時來說，我們已經有旅發局做相若的事情，因此我們對相關修正案有保留。

我們當然同意要發展新的旅遊景點，我剛才特別提到在大嶼山進行冒險旅遊的產品設計方向。但是，我們更應將資源分散，令旅遊產品多元化，以各種不同特色來應對社會上或市場上不同的需要。所以，發展多元旅遊是更加重要的課題。

最後，我同意未來我們應該加大向國際社會招徠旅客的做法。在空管未解決之前，第三條跑道的興建，政府需要進一步交代。

旅遊業是香港重要的經濟支柱，但我們的旅遊業卻正面臨嚴峻的挑戰。去年香港整體訪港旅客數字按年下跌4.5%，而根據香港旅遊發展局的預測，今年訪港旅客的數字估計仍會下跌2.2%，情況確實令人擔心。香港旅遊業以往的條件是得天獨厚的，但為甚麼這顆東方之珠會漸漸褪色？我想當中包含很多內外因素。除了面對周邊城市的競爭外，近年內地旅客的旅遊模式亦出現了很大的改變，還有匯率因素等。不過，最重要的原因是，近年香港的政治爭拗加劇，中港矛盾升溫，部分人甚至有"趕客"的心態，令不少旅客卻步，香港的旅遊業自然首當其衝。我認為，特區政府一定要想辦法，令訪港旅客數字止跌回升。在對外方面，政府必須應付外圍經濟不明朗、周邊地區貨幣貶值等不利旅遊業的因素；對內方面，我們亦須進一步擴大自身的客源，開拓新景點和特色旅遊，以及完善旅遊配套設施等。代理主席，自由行旅客是香港旅遊業非常重要的一環。香港經濟民生聯盟一向提倡優化自由行政策，爭取更多優質旅客訪港。現時，中國護照持有人約有8,000萬，其中約2,000萬人持有電子護照，他們一般較為富裕並有較多外遊經驗，正是我們的目標旅客。所以，經民聯建議開發電子簽證，在首階段容許現時49個自由行城市中持有電子護照的居民，可以經由網上申請來港自由行，然後逐漸擴及其他城市。這樣一方面有助內地有關部門可因應香港的承受能力，透過電子系統隨時調節來港旅客的申請數目，較現時的自由行政策更具彈性，另一方面亦可便利有興趣來港自由行的內地居民，從而達致雙贏的局面。代理主席，現時不少國家已經向內地旅客伸出橄欖枝，放寬簽證限制，令內地旅客出行更為方便。截至2016年6月，已有56個國家和地區豁免內地旅客簽證，或允許他們辦理落地簽證。去年"十一黃金周"，香港已不在十大出境旅遊目的地之列。如果香港仍不急起直追，改善內地旅客的入境政策，甚至繼續縱容部分激進人士"趕客"，這樣香港不單會落後於人前，長遠甚至會衝擊我們整體的經濟發展。雖然特區政府在這數年已加緊推動西九文化區、啟德新發展區和大嶼山等建設，但"遠水救不到近火"，這些長遠政策始終需要一段時間才可以完成。我認為政府應該強化對旅發局的支援，加快推動文化旅遊和生態旅遊，以及舉辦更多盛事，建立多元化的旅遊形象。事實上，香港作為中西文化共融的城市，擁有不少珍貴的旅遊資源，亦擁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可以說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我建議政府收集傳統行業，例如玉石、手工、典當行業的相關資料和物品，開闢場地設立"歷史文化村"，提供完善的交通接駁和基建配套，相信能夠吸引更多想體驗不同文化的旅客。除了觀光，會展業同樣是香港旅遊最重要的一環。會展旅遊的發展潛力非常巨大，全球會展旅遊市場在2007年至2014年間的增幅達37%，而2014年佔商務旅遊的市場份額54%。亞太區商務客的年均增長率，預計在2010年至2020年及2020年至2030年間，分別達5.1%和3.7%。香港去年受惠於多項大型會議及展覽，訪港過夜旅客數字全年上升約9.9%，但香港會展場地的供應卻非常緊張。這個問題一直困擾業界，亦勢必影響行業的長遠發展。沙中線紅磡至金鐘段預計要到2021年才通車，相信距離會展站上蓋的新會展中心動土仍有一段長時間。行政長官在今年的施政報告提出在灣仔運動場進行綜合發展，包括加入會展用途，但即使政治爭拗得以解決，最快也要到2019年才能開始動工。經民聯期望政府可以急業界所急，盡快開展相關研究和程序。我們亦建議在九龍區興建大型會議中心，進一步吸引更多會議和展覽來港舉行。代理主席，要推動旅遊業，香港必須繼續擴大國際航空樞紐的優勢。香港作為國際經貿及金融中心，要維持競爭力，在滿足商務和私人飛機泊位及升降需求方面，必須急起直追。香港國際機場的容量快將飽和，政府必須盡快興建機場第三條跑道及相關系統，並盡快謀劃三跑系統落成後的發展方向，包括如何把握"一帶一路"的機遇，開發更多新航點，以擴大客源。隨着珠三角及鄰近城市如新加坡等在航空方面急速發展，香港絕對不能夠落後於形勢，眼巴巴看着商務旅客一去不返。代理主席，大家也看到，外圍經濟不穩和環球股市波動，香港作為外向型經濟體，實在難以獨善其身。近年，無論是國際投資機構或本地經濟專家，均已警告香港未來的經濟將有下滑的風險，甚至會步入經濟衰退期。旅遊業一直是香港的四大支柱產業之一，要鞏固香港的經濟，我們必須為旅遊業創造有利的條件。我們必須在旅客入境政策、景點開發及基建配套等方面，做好全盤的檢視和規劃，為本地旅遊開創新局面。我代表經民聯提出的修正案，正正涵蓋了上述數方面，希望能夠獲得各位議員同事的支持。總括而言，我贊同原議案中有關景點不足和善用旅遊資源等觀點，亦認同葉劉淑儀議員、周浩鼎議員及陸頌雄議員提出的修正案。不過，對於胡志偉議員提議把主要的經濟基礎建設及旅遊用途集中於北大嶼山，我卻有所保留，亦不同意郭家麒議員就自由行政策作出的論述，我認為這些說法過於偏頗。至於田北辰議員對過去香港在推廣旅遊方面的工作所作的批評，我亦並非完全同意。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所以，如果再在這裏懷念往昔自由行的粗放式旅遊業所帶來的經濟增長，還要繼續眷戀它，不單與市民的看法有異，亦無助香港旅遊業的發展。

再者，這種粗放式旅遊受很多政治因素影響，我相信今天的韓國及較早前的日本便嘗到了政治影響旅遊政策的惡果。首爾曾在中國內地遊客不斷增加時吃到"頭啖湯"，現時卻因為裝置薩德導彈這個政治原因而突然嘗到苦果了。所以，無論是韓國、日本，或其他曾有大量國內旅客光顧的地方如台灣，均異口同聲說不能依靠單一客源。

因為今年1月來港的435萬名國內旅客之中，過夜的只有165萬人，相比非內地旅客在1,121 000人之中，有74萬人在此過夜。

所以，請不要再令香港陷入賺快錢、走短線的惡果之中。我認為，迪士尼樂園雖然曾為香港吸引很多旅客，但今天大家也可看到，大陸政府已不太理會我們，在上海也興建迪士尼樂園，香港人應該醒目一點，知道不能靠單一的旅遊景點如迪士尼樂園等。迪士尼集團絕不是一個向我們交心的機構，它見錢開眼，可能隨時會在國內其他城市再開設樂園，也不會介意多建幾個樂園，甚至在其他亞洲地區開發景點。所以，再投放58億元繼續這項不平等的協議，我表示極大保留。香港能夠吸引旅客來港，除了大陸那些為了購物的旅客及水貨客之外，其他大部分人來港，都希望觀賞一些非物質文化遺產、歷史建築、墟市、自然景色如米埔、大澳等。希望政府不要殺雞取卵，不要再破壞自然景色，例如在大澳興建吊車或將大嶼山變成更多低檔次的旅遊點，興建只能吸引少數人的水療中心等，這些設施很多地方都有。香港最重要的旅遊景點，是超過20個的郊野公園。

大家到外地旅遊都有這經驗，便是一進酒店，便會看到一排一排的旅遊單張，介紹很多項目任君選擇，但香港沒有一間酒店會這樣做，只會叫你到哪個購物城，為何質素這麼低？

大家應知道，如果政府無心，只是增加數個領取數百萬元年薪的高級職位，始終都無法交貨，我相信當了多年公務員的"葉太"不會不知這道理。所以，希望今天有機會撥亂反正，推動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旅遊業。我謹此陳辭。

我又看不到政府有甚麼鴻圖大計。

當時有40個團體超過600人在報章刊登廣告，提出香港需要興建賽車場，刻不容緩。然而，物流園最終流產，興建賽車場也不了了之，一轉眼已過了10多年。業界前前後後已爭取了23年，普選如是，稅改也如是，政府做每件事都是10多年毫無進展，所以我們不能單說某些官員""，其實可能整個政府也很""。

政府現時計劃的欣澳填海，正是一個天掉下來的選擇。

大家不要以為我這概念很"冷門"，在星期日舉行的特首論壇上，也有人詢問候選人是否支持興建賽車場。

主席，我認為現時刻不容緩，我要求政府立即研究興建一個屬於香港人、香港地的多用途停車場。這只是其中一個建議，我的意思是旅遊業若要持續發展，定必要有一些具特色及可持續的旅遊景點。林健鋒議員剛才說不同意我的修正案，我相信林議員沒有留意細節，我要求的是研究"包括但不限於"，難道這樣也有問題嗎？難道他不同意應該發展一些可持續及不易被取代的旅遊景點嗎？我衷心呼籲各位議員，我們是時候認真興建一些可持續的世界級旅遊景點，真的不要再蜻蜓點水，妄想每項設施都有9,000個用途，但結果"周身刀卻無張利"，一事無成。我希望別人記得香港，是記得香港的特色事物，這些事物或者其他大城市都有，但我們卻有一個永久場地，而這個永久場地是連新加坡也沒有的，香港終於有一件事比新加坡優勝。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多謝姚思榮議員提出今天這項議案，讓我們有機會討論一下香港旅遊業未來的發展路向。在我研究這議題時，我嘗試從一個旅客的角度去思考香港有甚麼吸引我、感動我的地方？尤其是我作為一位攝影愛好者，很喜歡到世界各地旅行。香港究竟有甚麼特色可以吸引我，令我願意拿起相機留住美麗的一刻？我想如果我是一位旅客，首先，我會選擇漫步中環的荷李活道，在蓮香樓喝一杯"靚茶"，然後穿過充滿特色的橫街窄巷，再進入具有歷史特色的中區警署看一看，可惜中區警署遲遲未能完成活化程序，未能開放。唯有走到附近的PMQ元創方，感受一下本地藝術家的作品和潮流趨勢，亦可以參加一些工作坊，親身造一些小作品留念，之後學習烹調一下本地著名大牌檔"勝香園"的名菜。看完市區，去郊外好嗎？我們不要只去海洋公園、迪士尼樂園那麼沉悶，不如去香港的後花園——西貢，那裏有西灣一望無際的海景，有萬宜水庫，亦有可看到很有特色六角形岩柱的國家地質公園，再享受鹹田灣一望無際的沙灘，那確是適合拍拖的浪漫地方，在那兒拍攝一些媲美《國家地理》雜誌的壯麗風景照，然後去赤徑看看色彩斑斕的日落，想起都很令人興奮。其實這些不是我想出來的，這些路線是我在網上從世界各地旅客的遊記中搜尋到的，這些旅客的體驗跟我們傳統理解旅客的需要確有點不同。過去數年，旅遊業發展的趨勢的確改變了，隨着網上旅遊產品多元化和廉價航空興起，旅客出門容易很多，旅遊經歷增加，令高質素的資深旅客要求更地道更有深度的體驗，而不是傳統的跟"鴨仔團"走馬看花，去一些傳統景點拍一兩張照、"打卡"、購物，便可以滿足到這些旅客的需要。但很可惜，過去香港旅遊業始終過分受惠於內地個人遊計劃，旅遊業內部出現一種重量不重質，"食老本"、"搵快錢"的不良風氣，過分依靠單一客源。政府和業界又沒有積極推動行業升級發展，以致近年旅遊業日趨疲弱，周期逆轉時，才如夢初醒，急謀出路。工聯會一直以來都高度重視旅遊業的發展，因為旅遊業能夠帶旺多個行業，包括酒店、零售、運輸及餐飲等，提供大量中、基層的就業職位，對維持港人就業穩定十分重要。過去，我們過分側重讓零售業帶動旅遊，將購物點當成景點，結果香港變成一個大型商場。某程度上，我們的吸引力下降了。

既然旅遊業出現調整，我們更應痛定思痛，積極尋求旅遊業發展的新方向。我們要發展體驗式旅遊。

不論是風景也好，新界圍村文化也好，本地的創意文化、潮流文化、飲食的中西交融也好，對外國人來說均非常吸引。

相反，政府大手筆投資58億元予香港迪士尼樂園進行擴建，雖然這也是一個重要的旅遊業基建，但令人覺得兩者實在相差太遠，未免過於偏重一方。

政府政策有時"好睇唔好食"，門檻高，又或引用近來的潮語，是有些"離地"。

其實發展旅遊業，設立這麼多條條框框、如此僵化，又怎會成功？

主席，旅遊業從業員人力資源的發展十分重要，任何行業均需要人才，旅遊業亦不例外。

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已通過議案，要求政府在提交《旅遊業條例草案》時，明確規管旅行社與導遊及領隊間的僱傭關係，但政府似乎未為所動。

主席，我想特別指出，發展旅遊業須顧及社會的承受能力，不能對社區和當地居民帶來不必要的滋擾，一定要十分小心平衡各方面的需要和發展。就此，我們無法支持林健鋒議員的修正案，因為現階段貿然擴大自由行的政策，未必可令旅遊業朝正確的方向發展，至於......

我們會支持，我謹此陳辭。

主席，自2015年起，社會各界關注訪港旅客人數和消費放緩的情況，並對香港旅遊業發展有不少討論。這亦是我和旅遊事務署及香港旅遊發展局的同事十分關注的課題。我相信在座各位和社會各界都同意，發展旅遊不應重量不重質。只顧追求旅客數字高速增長的確是不切實際，更會帶來社會承載能力等問題。香港旅遊業自2004年起經歷了10年的快速增長，整體訪港旅客人數於2014年達6,000萬人次，接近2003年的4倍，但同時亦帶起社會對香港承受能力的討論。近年，各種外圍因素，包括環球經濟放緩和鄰近旅遊目的地貨幣貶值令區內競爭加劇，本港旅遊業受到影響進入調整期。另一方面，為顧及香港個別地區的承受能力和吸引更多過夜旅客來港，自2015年4月實施了深圳居民"一周一行"措施，令即日來回的內地旅客數字按照預期回落；加上過往曾發生因強迫購物引起的不愉快事件，對團隊遊表現構成一定的影響。

面對上述環境變化和挑戰，政府自2015年起調整旅遊業的發展策略和方向。現時，我們的政策目標是要平穩、健康及長遠地發展旅遊業，並向多元化及高增值方向邁進。我們致力爭取不同客源市場的高消費過夜旅客，務求香港的旅客組合更多元化，增加旅客為香港帶來的經濟效益，並為香港旅遊業創造更健康和可持續的發展空間。過去一年，我們向旅發局增撥資源，加強力度在客源市場進行市場推廣工作，並且擴充盛事規模、資助業界推廣會展旅遊——剛才已有多位議員提及——和飛航郵輪旅遊，以及推廣香港的天然景致和獨特歷史文化。這些工作正正與議員所言不謀而合。經過政府和業界的努力，這些措施已漸見成效，近月訪港旅客人次已有所回升。去年第四季整體訪港旅客人次按年微升0.4%，較2016年第一季按年下跌10.9%，情況有顯著改善，並結束了自2015年第三季以來連續5季錄得的跌幅。踏入2017年，整體訪港旅客人次首兩月合計按年上升1.4%，當中內地和非內地旅客均錄得升幅，反映香港作為旅遊目的地仍甚具吸引力。我們期望今年年初的良好勢頭能夠持續，但預期今年旅遊業仍要面對一些不明朗的因素。我會在今天的辯論聆聽各位的意見，集思廣益，好讓政府和旅遊業界可深入思考，如何在促進香港旅遊業全面和健康地發展、為本港經濟注入動力的同時，亦能在旅客承載能力和保持社會和諧穩定方面取得適當的平衡。主席，我會在各位議員就議案發表意見後再作總結回應，多謝主席。

日本名作家村上春樹形容旅遊是一幅幅的風景，當中不僅包括聲音，還有氣味。他說的是風土人情，是一個城市、一個地區、一個國家的精神面貌，而這種風土人情是渾然天成的。

可是，當中仍有勉強的成分，原因是這項決定的過程惹人疑竇。我在1月初向ICAC舉報，說林鄭月娥在處理西九故宮一事上可能有私相授受和利益輸送之嫌，屬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有人說數字下跌，本港的競爭力亦開始向下滑，我們不可以這樣下去。

原議案及各項修正案均指香港受惠於自由行，是不誠實的說法，因為只報喜而不報憂。回想2014年的香港，市面上隨處是金鋪、藥房、化妝品店和名店，大家還記得嗎？在廣東道是聽不到廣東話的。

雖然我不排除這是一個吸引點，但上海和東京也有迪士尼樂園，政府卻偏偏向樂園加碼。去年12月，只有印度的訪港旅客人數下跌差不多10%，有印度團體甚至投訴香港在簽證方面諸多刁難。

當然，香港最好是能夠保留本身的特色。

我們的精神面貌就是這樣，為何一定要作出改變呢？因此，我們一定要確保香港的旅遊業，是循着健康而正常的方向發展。我們講求的是人民精神，而香港亦不是人們眼中純粹是"搵快錢"的城市。

主席，近年來，本港旅遊業確實遇到一個又一個寒冬，訪港旅客人數持續下降，有外在的、本地的、政治的和經濟相關的原因。例如，我們經歷過佔中、對內地旅客有過粗暴野蠻的趕客行為，也發生過旺角暴動，以至中央決定收緊自由行，實行"一周一行"，加上人民幣去年持續貶值，均為本地旅遊業帶來不少壓力。但是，香港是國際大都會，有不少旅遊優點，對世界各地的旅客始終有一定的吸引力。去年，雖然訪港的內地旅客數字再度明顯下降，但來自其他地方的旅客，尤其是過夜旅客的數字，以至消費金額，均有所改善，可惜未能彌補內地旅客流失造成的損失。雖然本港兩大主題公園已經積極大興土木或有擴建大計，但究竟可否扭轉乾坤，令旅遊業重拾升軌，仍有待觀察。但我留意到，近年來，我們似乎仍在"吃老本"，靠一些半新不舊的景點支撐着旅遊業。兩個主題公園和昂坪360這些景點已有十多二十年歷史，雖然近年啟德郵輪碼頭落成，但由於配套不足，始終未成氣候，其他景點如西九文化區等，亦遲遲未能落實。所以，我贊成姚思榮議員今天提出的這項議案，讓大家想想如何發揮香港旅遊資源的優勢，令本港旅遊業再度起飛，以及令基層的市民有更多就業機會。我尤其欣賞林健鋒議員在修正案提及，要將維港兩岸打造成有創意的世界級休閒娛樂飲食區。因為維港景色優美是世界聞名的，但可惜維港兩岸現時規劃不足，浪費不少發展機會，例如年初開始推行的美食車計劃，這個項目本來不錯，但由於中環海濱的停泊地點偏僻，加上種種官僚規範，令一眾有心人未能大展拳腳，甚至有人未登場已打退堂鼓。主席，我記得很多年前啟德機場還未搬遷的時候，曾有人建議興建跨維港大橋。但是，當年因為興建成本，以及對飛機和輪船航道造成影響等因素，加上擬建多條海底隧道，後來便沒有人重新提出這個方案。但是，我認為世界很多著名城市的大橋，例如悉尼大橋、倫敦大橋，以至三藩市的金門大橋或巴黎亞歷山大三世大橋，都是著名地標。憑着今時今日的科技，維港跨海大橋應不會對航道造成重大影響，要是人車均可行走其上，必定成為一個非常吸引世界遊客的景點。我想拋磚引玉，提出一些大膽的建議，希望特區政府勇於創作，在興建新景點時跳出既有的框框，採用新思維。

另一方面，由於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已經開始提上議程，一旦成事，日後區內的商務交往必定更為頻密，現時"一周一行"的規定是否仍然切合需求，不無疑問。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有助振興本港旅遊業發展的議案。

主席，旅遊業是香港經濟四大支柱產業之一，佔本地生產總值的5%。政府統計處的資料顯示，在2015年，旅遊業和其相關行業的就業人數佔全港整體就業人數的7%，聘用超過20萬名僱員。旅遊業的盛衰對香港的就業和經濟發展，有着舉足輕重的影響。今天，我們討論本港旅遊業的發展，剛好碰上政府把《旅遊業條例草案》提交本會審議。這是一個很適合的時機，總結香港旅遊業的表現，以及展望未來發展。香港旅遊業是如何發展起來呢？在2000年，訪港旅客有1,300萬人次，當中每10名訪港旅客有3名來自內地；在2015年，訪港旅客達5,900萬人次，當中每10名訪港旅客有8名來自內地；去年，訪港旅客減少，共5,600多萬人次，當中每10名訪港旅客仍有8名來自內地。我再舉另一個數字：本地人口與旅客的比例。在2014年，有6,080萬人次訪港，是香港人口的8倍；與香港相似的新加坡，旅客人次只是當地人口不足兩倍，台灣更只是四成。這些數字說明一個問題，就是香港旅遊業在過去六七年來的急速發展，主要是高度依賴內地旅客，並粗放式經營，以旅客量支撐整個旅遊業的發展。在2016年，訪港旅客有5,670萬人次，較2015年下跌4.5%。這是繼2015年後連續兩年訪港旅客人數下跌。一個高度依賴外地旅客的旅遊業衰退只有一個原因，就是香港再不是外地旅客旅遊消費的必然之選。為甚麼內地旅客不再選擇來港旅遊消費？社會上對此有不同看法，但無論看法如何不同，我相信依賴單一客源並以客量為業界生存空間，不可能支持香港旅遊業健康地持續發展。香港旅遊業應何去何從，動議議案的姚思榮議員及其他提出修正案的議員均提出了很多具體建議，我便不再重複。作為勞工界的立法會議員，我更關注旅遊業從業員的工作環境及權益。旅遊業始終關乎人與人之間的服務，因此旅遊業從業員的表現對旅遊業的發展，有着舉足輕重的影響。據行內工會向我反映，現時前線旅遊業從業員，其工作、薪酬和權益都得不到合理保障。在2015年10月，有內地旅客在香港因遭強迫購物而發生爭執，有1名團友在衝突中死亡，這個案便側面反映出香港旅遊業存在不少問題。香港旅遊業議會在2011年實施第194號及第195號指引，規定旅行社必須支付導遊報酬，以及不得讓導遊不合理地墊支費用。但是，旅議會在2013年至2015年所處理的違規個案只有5宗。工會向我反映，現時更多情況是，旅遊業前線員工要先為旅行社支付車費及司機費等項目，變相是"出錢開工"。如果旅行社周轉出現困難，導遊便難以追討墊支的費用。旅遊業前線員工支持今天政府提出的《旅遊業條例草案》，成立旅遊業監管局，加強保障從業員的權益，帶領香港旅遊業健康發展。有關條例草案的內容，我相信本會將會成立法案委員會詳加審議，我不打算在此作出討論。但是，我必須指出，行業工會對條例草案規定前線員工負上刑責極表擔心。當局必須釐清導遊與旅行社的權責和角色，讓前線員工安心工作，香港旅遊業才可健康發展。主席，香港仍有獨特優勢和魅力，是中西文化交匯的大都會，有維多利亞港的璀璨夜景、新舊交織的社區觀景、交通便利的郊野公園，以至英殖時代的餘韻，這些都是香港旅遊業得天獨厚的旅遊資產。我相信只要香港旅遊業能夠重上正軌，香港旅遊業仍大有可為。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旅遊業是香港傳統支柱產業，對本港GDP和就業帶來不少貢獻。在2003年SARS後，旅遊業亦是令香港經濟突破困局的契機。然而，隨着世界各地主要經濟體實施量化寬鬆貨幣政策，不同國家的幣值及購買力出現變化，加上針對社會承受能力等其他複雜爭議尚未完全解決，本港近兩年的旅客數目和消費增長均呈下降趨勢。事實上，香港旅遊業已走到發展的十字路口，單純追求旅客數目和消費增長的難度和副作用已顯著增加。針對這個情況，香港要改善服務及開發新旅遊產品吸引目標旅客，以免因旅客繼續流失而影響業界從業員就業，以及相關零售、航空及交通行業的業務；同時亦要解決旅客集中在某些地區購物或旅遊的問題，以防影響當地居民的日常生活，產生社會矛盾。本港旅遊業需要解決的問題，涵蓋旅遊硬件，包括公共交通、酒店、本地旅遊及康樂設施等；也包括軟件，例如旅遊商品供應、商品質素、高昂商鋪租金，以及文化差異衝突等，政府難以單靠傳統思維化解。我十分認同剛才姚思榮議員及其他議員就議案提出的意見，應全面梳理香港具旅遊價值的資源，由跨部門、跨單位的組織共同合作，尋求新的旅遊亮點，按新的世界潮流重新檢討旅遊規管法例，以應對來自周邊旅遊城市的競爭。建議政府及業界多軌並行，一方面開拓傳統旅客市場，另一方面也要開發創新旅遊產品迎合新市場。我並非旅遊方面的專家，但對香港的旅遊發展有4個簡單願景。首先，香港應發展成為好客城市，任何一個旅遊城市都應該善待遊客，政府宜加強宣傳，透過公民教育，引導市民重建香港作為好客之都的形象。第二，香港應發展成為文化城市，好好利用本港長期以來中外文化交融的特點，既弘揚中國文化，也保留過往殖民地色彩的歷史，迎合不同地區遊客的興趣。第三，香港亦應發展成為美食城市。除推廣香港匯聚世界各地的美食外，政府亦應善用和活化空置設施，參考新加坡"大牌檔"及台灣夜市模式，發展更多港式地方美食。最後，香港應發展成為購物城市，購物不一定限於高消費品或日用品，也可推廣老婆餅、雞蛋仔之類的土產。政府要嚴打少數破壞香港購物天堂美譽的經營者，包括以斤變兩、假貨充真貨的壞分子，追究違法者的刑責，重建香港的購物聲譽。現時一些發展勢頭不錯的項目，應繼續予以推廣，包括舉辦大型活動或賽事旅遊。國際龍舟賽、帆船賽、電動方程式賽車、欖球賽等國際賽事的確可吸引大批旅客，而這些旅遊賣點能避免旅遊資源和港人社會資源重疊的矛盾，突顯香港的旅遊活力。第二，應重視家庭旅遊的發展趨勢，有策略地發揮迪士尼樂園及海洋公園這一類大型標誌性家庭旅遊項目的作用，配合園區酒店留客過夜，吸引遊客舉家到港旅遊消費，盡享家庭樂。第三，發展生態旅遊。剛才多位議員都有提及，香港的自然生態資源並不遜色，已成為世界地質公園網絡的成員之一。我們設有濕地及郊野公園，可吸引外地行山者留港消費。政府應按自然保育及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加強推廣綠色旅遊，改善郊野公園設施，既能擺脫旅遊產品單一的困局，亦能將單純的觀光遊升級為深度遊。第四，發展美食文化遊。香港不同地區的旅遊資源，應包裝成具地道特色的旅遊產品，以推廣具本地特色的美食和文化體驗團，如客家圍村、大澳漁村等便是好例子。旅客在本港具特色的地區品嘗地道美食，如點心、盆菜和海鮮等，別具風味。

總括而言，香港應將本地特色轉化為旅遊資源，好好加以利用，為旅遊業帶來突破。

主席，旅遊業作為香港四大支柱行業之一，在2014年，受僱與旅遊相關行業的人數達到27萬人。受惠於2004年內地開放個人遊計劃，香港經歷了10年的旅遊蜜月期，直至2015年，訪港旅客人次首次錄得下跌，比2014年減少150萬，而2016年更按年減少260萬，當中以內地客為主。與此同時，過夜旅客人均消費亦在2014年開始下降。正如我早前在施政報告致謝議案辯論中提及，以飲食、零售、購物、觀光為主導的旅遊項目，對內地客而言，吸引力已逐漸減退。至於以吸引國際旅客為定位的盛事項目，例如國際七人欖球賽、去年首次舉辦的電動方程式賽車等，仍然有一定吸引力。根據香港旅遊發展局的統計，2016年來自海外的旅客人次，比2015年增加3.1%。不過，海外旅客的上升，遠遠無法彌補內地旅客的急速下降，加上內地旅客多年來都佔整體訪港旅客約七成半，是香港旅遊業的主要客源，因此我們不得不正視內地旅客人數不斷萎縮的問題。我們亦必須反思，現時香港提供的旅遊體驗，能否符合國際的需求，令香港在背靠祖國的同時，亦可面向國際，持續吸引世界各地的旅客來港旅遊，穩住業界27萬人的生計。主席，我非常同意原議案的第一點，"全面梳理具旅遊價值的資源......成立跨部門組織，以優化各區與旅遊相關的設施"。事實上，不斷開發新的旅遊項目及設施，可以保持香港的新鮮感，但如果能夠善用現有的旅遊資源，為現存的設施和景點增值，我相信結果會更相得益彰。香港有四成土地被劃入郊野公園，保育面積比例是亞洲之冠。據漁農自然護理署的統計，每年都有大約1,200萬人次遊覽郊野公園。我認為，新界的好山好水，以及鄉村的人文風景，正是香港的優勢與特色，政府應該加以好好善用，發展生態旅遊，而不是只作單純保育。在外地，如日本和台灣，有不少地方的行山徑或郊外都會有民宿，讓行山人士及旅客有短暫住宿，感受大自然的寧靜和美麗，之後再向高峰出發。香港雖然沒有巍峨高山，卻有連綿山脈，以及多個風景優美的郊野公園，而不少行山徑都會經過一些偏遠鄉村。只要修復好這些鄉村，做好水電、基本的道路及排污，容許村民可以利用自己的村屋經營民宿，提供有限的住宿及餐飲服務，配合優美的郊野公園環境，我相信有潛力發展生態旅遊。主席，一般旅客眼中，香港是一個現代化的國際大都會，但只要讓旅客短暫居住鄉郊村落，他們便能夠深入了解和感受鄉村的人文文化，體會不一樣的香港，從人文風景角度欣賞香港。我認為這種獨特的體驗，可以持續吸引更多高質素的旅客。去年8月，香港青年協會青年創研庫的報告指出，香港旅遊形象單一，年輕自由旅客已不單滿足於著名景點、主題公園、飲食購物等旅遊項目，更期望從其他渠道了解香港，例如歷史文化蹤跡、地區特色等。

如果沒有一個政策局牽頭，實在難以成事。所以，政府必須有一個跨部門組織，負責統籌及安排。假如香港能夠鞏固、強化及重整現時的旅遊優勢，並且敢於創新，我相信旅遊業這個香港經濟支柱，會回復當年勇，並且可以更上一層樓。我期望日後來港的旅客，不單是享受單一的旅遊體驗，而是一個行程，感受多元化的香港，可以以盛事作為旅程的起點，體驗現代化的香港作為延續，再以享受香港的自然美景及鄉村文化作結。這個是我對香港旅遊業的展望，以及對政府落實更好的旅遊政策的期望。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香港每年有5,000多萬人次旅客，比日本多超過一倍。由此可見，香港旅遊業欠缺的從來不是人數，而是一個清晰的定位。舉例而言，自由行的不過夜旅客來港只是購買日用品，又或進行"走水貨"活動。他們的消費根本及不上過夜或高增值旅客，而且因為其人數龐大，更為我們的交通、日用品價格、生活質素等帶來不少麻煩，令社會積聚了很多不必要的怨氣。我們應反思如何擺脫這種純粹粗放式的發展。回歸基本，旅行的本意不但是為了滿足吃喝玩樂、購物娛樂等慾望或需求，也是為了增廣見聞、體驗另一種生活，以及享受當地的風土人情。旅行是一種人生經驗。香港曾經是英國殖民地，很久之前亦曾有宋朝皇帝流亡到此。香港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當時有加拿大兵、印裔士兵、英軍等為香港奮戰。香港的歷史就如維港的燈光一樣，富有獨特而豐富的色彩。可惜，香港在發展過程中，有意無意地推倒了種種歷史足印。土瓜灣站宋元兩代的古井受盡破壞，難以保留。孫中山的紅樓過去不受保育，若非有看不過眼的市民不斷投訴，我想今天已被完全拆毀。舊郵筒上的皇冠標誌被香港郵政偷偷遮蓋，前香港郵政署署長丁葉燕薇曾在議會上被議員問到啞口無言，相信大家都歷歷在目。

以德國柏林為例，參觀集中營遺址時，會有熟悉歷史的人沿途講解。透過正視歷史，引以為鑒，柏林的國際城市形象得以一點一點地累積起來。近年，香港有些年輕人重組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香港保衞戰一役的歷史，他們會舉辦導賞團帶人到當時的重要據點，向參加者解說有關歷史。此外，有團體會安排導賞本地未被破壞的生態，講解香港的生物多樣性，更有人會專門帶外地遊客前往一些充滿香港風味的地方，例如到上環的紙扎鋪、蛇羹店，以及到中環看看風水建築物。重點不是帶遊客去這些地方那麼簡單，而是向遊客講解香港人的燒衣習俗、食蛇補身的概念，以至風水對香港甚或很多華人地方的深遠影響。我不想遊客來到香港只是走馬看花，吃兩頓飯，看看高樓大廈，卻不知道香港背後的故事便匆匆離去。政府有否在這方面做好配合？除了保育資源及推廣外，香港政府想對外宣傳香港的甚麼價值？我說的不是政府經常強調的動感或活力，而是與世界接軌的核心價值。舉例說，每年接待770萬人次旅客的海洋公園，原本是作為一個教育主題公園。可是，我們一方面推廣保護動物，教育人們動物有多珍貴，但另一方面卻容許海洋劇場把駐場動物困在好像"劏房"一樣的水箱內，還要牠們違反自然地做出有紀律的表演動作，這是非常殘忍的事。每年都有770萬人見識到香港這種世界級不文明的所謂表演。究竟旅遊收益重要，還是香港的形象重要？怎樣才可以正確地保護地球上的動物？我明白總會有旅客喜歡消費，但如我們只靠消費上的方便，很多城市都會追上我們，甚至超越我們。因此，我們應研究香港可否發展一些能持續吸引旅客的世界級項目。田北辰議員在其修正案中，對香港旅遊業所作的分析及建議方向，其實是可取的，但他最後提出興建國際賽車場的建議，則略嫌寫得"太死"，因為他要求政府興建而非進行研究。所以，敝黨無法支持這項修正案，但我個人認為，興建國際賽車場的建議絕對值得研究，因為香港及鄰近地方已有成熟的賽車文化，同時可以藉此推動車廠來港，以及鼓勵本地大學開發新的汽車技術，從而推動有關交通安全的科研。這其實是一門高增值的工業及旅遊事業。以2016年的Formula E錦標賽為例，兩天已有21,000人入場，旅遊事務署也說觀眾反應非常熱烈，認為賽事能鞏固香港作為首選的多元化旅遊勝地的地位。一個賽車場可以用作舉行方程式賽事、房車賽、電單車賽、單車賽，甚至新車發布會。上海和馬來西亞賽車場的經驗是全年無休，所帶來的經濟收益實在非常可觀。

我很希望政府好好珍惜香港現有的內在價值，同時推動不易被取替的旅遊項目。如果再盲目追求消費，旅遊業早晚會無法持續，恨錯難返。

主席，旅遊業又稱為"無煙工業"，是香港四大支柱產業之一。過去，香港的賣點是中西文化薈萃、交通便利、各國美食雲集、夜生活精彩，還有購物天堂的美譽；但隨着時代變遷，社會發展，我們不能再"吃老本"，不思進取，否則便會落後。我們既要維持原有的旅遊資源，亦應該開拓更具特色的旅遊項目，吸引各方面的客源，並且做好監管旅遊業的工作，才能真正有助業界的長遠發展。主席，香港旅遊業的缺點，是缺乏豐富天然的壯闊瑰麗景色。雖然香港有優美的郊野景點，以及獲列為中國香港世界地質公園的東平洲，但始終難以媲美內地和世界級的冰川、高山、峽谷、草原、森林、河流和湖泊等巍峨壯麗景色。所以，我們除了加建及開拓新旅遊設施外，也要發掘具本地風味的旅遊產品，以彌補不足。有些具有特色和傳統風貌的地點，也可以把它們包裝成一些新的旅遊產品，其中包括當局計劃將中環一帶重新包裝，塑造成集藝術、文化、歷史建築、美食和娛樂兼備的時尚生活遊，相信可得到區議會、地區團體和商戶等的支持、協助和參與，也希望彼此能夠多加溝通和協調。此外，在發展綠色旅遊方面，縱然香港缺乏天然資源，但仍然有其引人入勝之處。我們應充分利用本港擁有的自然山水、花鳥蟲魚等物種、風土人情等多元生態作為另類旅遊產品，結合不同郊野公園的山林風貌，藉此深度顯示香港獨特的魅力和多元化體驗，吸引愛好自然的旅客享受郊野樂趣，從而擴闊旅客的來源。在我們拓展旅遊產品的同時，旅客也重視購物體驗。既然香港有購物天堂的美譽，便應該善用固有的優勢。因此，我倡議在邊境地方興建新田購物城，重點是透過擴展商用零售形式，提供一個新途徑，一方面提升香港接待內地居民旅遊的能力，也進一步發揮地緣及"從香港購買"的優勢，在有利旅遊業和零售業持續發展的同時，亦可發揮分流作用，紓緩因內地旅客過度集中而衍生的負面影響，並為當區居民提供新的就業機會，促使社會均衡發展。目前，項目進展順利，部分基礎設施已經完成，稍後便會進行招商和安排傳媒採訪等工作，目標是爭取在本年暑假投入營運。過去兩年多以來，政府有關部門按程序給予審批，讓購物城可以順利落成。另一方面，我必須提及內地訪港的低價團和定點購物團出現不少問題。除了屢次發生團友因被迫購物而與導遊衝突的事件外，該等旅遊團也對購物點附近居民造成相當大的滋擾，令附近居民產生不滿。

因此，我認為監管好旅遊業的工作刻不容緩。我支持已提交立法會的《旅遊業條例草案》，盡快成立旅遊業監管局，全面就旅行社、導遊和領隊實施發牌制度，對香港旅遊業作出整體規管。尤其而言，條例草案建議旅監局掌管賠償基金，並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指明從該基金撥出某個百分比，以成立旅遊業發展基金，從而向業界提供關於培訓、資訊科技應用等方面的資助。我期望基金可為從業員提供支援和培訓，加上嚴謹的監管制度，能夠進一步提升業界的服務水平，讓旅遊業改善運作，以達致精益求精。要做好旅遊業，當然還有很多工作需要做。以上是我關注的部分事宜，希望其他議員多些提出意見，集思廣益，以助旅遊業的長遠發展。主席，我謹此陳辭。

畢竟，香港的政府部門都是各自為政的，還好像很理所當然，只是至今仍然沒有解決方法。試問政府可以替我們做些甚麼呢？

主席，謹此陳辭。

主席，自2003年自由行實施以來，內地來港旅客的數目與日俱增，而中港矛盾也日益加劇，當中的恩恩怨怨，因因果果，實不易說清。近年內地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民族主義情緒很容易被煽動，如果某國家或地區做了一些內地人不喜歡的事，他們動不動便說杯葛，不到那些地方旅遊。例如台灣蔡英文當選總統，他們就說台灣選了一位台獨總統，在政府推波助瀾下，中國內地到台灣的旅客數目大減。近日韓國為了保護自己免受北韓的導彈攻擊而部署薩德反導彈系統，又有不少中國人，不知是否因而仇視韓國，取消到韓國旅行。過去10數年的經驗，或可說是教訓，讓我們得出的結論是，一個地區、一個國家，是不可以過於依賴單一國家或地區的旅客來源，這是十分危險的。今次台灣和韓國旅遊業的經驗，大家有目共睹。要令旅遊業質量上升，增強抗逆力，開拓多元化的客源至為重要。我今天只想談一個方向，希望與政府分享一下，以幫助香港在短時間內建立獨特形象，吸引不同類型的旅客來港，便是發展彩虹旅遊，即同志旅遊。雖然過去多年來，香港政府沒有着意發展同志旅遊業，但其實同志旅遊業在港府不積極發展、亦不干預的情況下，也為香港帶來龐大收益。根據LGBT Capital的估計，2015年全球同志旅客造訪亞洲的平均每年消費額，最高是中國，有56億美元，其次是泰國，46億美元，然後便是香港，43億美元，其後才是新加坡、印度、日本。雖然香港政府沒有甚麼特別政策幫助吸引同志遊客，盛事基金每年雖然撥出1,500萬元贊助香港高爾夫球會舉辦活動，但沒有多少人能參與這些國際高爾夫球賽，而對同志遊行，政府更沒有贊助過一分一毫。政府的做法絕對比其他亞太國家落後。在台灣，當馬英九仍是台北市市長時，已經排除萬難，無懼黨內保守派的反對意見，台北市政府每年撥出100萬元予同志團體舉行活動，因而衍生台灣同志遊行，第一屆有2,000人參與遊行，而去年參與人數已上升至8萬多，成為華人社會中最盛大的同志活動。每年臨近10月底台灣同志遊行的日子，成千上萬的旅客會飛到台北，令當地酒店爆滿，往台北的飛機票更是一票難求。雖然10月底並非旅遊旺季，但也為台北帶來了很大的經濟收益。同志社群是消費力高的旅客，因為他們不用養兒育女，因而很願意花錢在娛樂、旅遊和投資上。所以，當局在開拓高增值市場的同時，不應該忽視性小眾的旅客。說到所謂的道德價值，有些比較保守，或有宗教信仰的人會認為，政府出資贊助同志旅遊，會否有道德上的顧慮呢？以猶太教為主的以色列——我們的事務委員會曾到以色列參觀——其第二大城市特拉維夫，身為猶太教徒的市長，以政府資源資助一年一度的同志遊行，令該遊行成為中東地區最大規模的同志盛事。眾所周知，猶太教較基督教更保守、更重視規條，為甚麼他們也可以排除這道德包袱，以友善的態度來迎接各國的同志？我相信香港亦絕對有條件吸引同志到來，打造成為歡迎同志旅遊的地方。

如果我們最後能成為亞洲首個舉辦世界同志運動會的地方，對香港的旅遊業將有很大的幫助。其實香港現時也有一些民間團體舉辦香港性小眾之旅，例如有一個中環導賞團會帶旅客參觀與同志相關的景點。除了投放資源發展同志旅遊業外，要吸引外地旅客來港，香港必須成為共融多元的城市，令世界各地不同性傾向的旅客來港後，不會感到被歧視。所以，首要工作是盡快訂立反性傾向歧視法例。其實一些國際旅遊雜誌判定一個地方是否歡迎旅客，其中一個條件是該地方對不同性傾向人士的包容度。我希望政府，不單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而是各政府部門均能同心協力，打造香港成為世界旅遊之都，而要令香港成為世界旅遊之都，吸引所有人來香港，訂立反性傾向歧視法例實在刻不容緩。

主席，旅遊業佔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的4.5%，為23萬市民提供就業，是香港傳統的四大經濟支柱之一。雖然在過去10年，來港旅客人數由2006年的2,500萬人次增至2016年的5,600多萬人次，增幅超過1倍，但近年增長有放緩趨勢，反映香港作為世界知名旅遊城市的吸引力和競爭力，正受到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衝擊和挑戰。所以，香港不能夠故步自封，政府亦不能再按固有模式發展本港的旅遊業。特區政府有必要全面檢視旅遊業的整體發展策略，好好發揮香港的特色和優勢。今年施政報告提出，政府會繼續吸引高增值的過夜旅客，並對旅遊業額外作出共2億4,300萬元的支援。其中一項措施是進一步推廣旅遊產品多元化，鼓勵發展更多元化的旅遊產品，藉以吸引更多旅客訪港。香港近年大力推動創科發展，我認為政府有能力透過善用科技革新旅遊業。隨着科技進步，電子競技發展越來越成熟，電競不單成為中國的體育項目，更成為世界三大競技項目之一。現時，全球有多個大型世界級比賽項目，以及數目龐大的職業選手和愛好者，去年全球電競業的市場規模已達4億6,000萬美元，觀眾接近4億人。主席，韓國是其中一個成功發展電競的地區，電競已經成為韓國的其中一種主流文化，頂級選手就像明星般廣為人知，不少電競比賽往往座無虛席，很多人都要收看電視或網絡直播。在2015年首爾上岩體育館舉辦的"英雄聯盟"S4世界冠軍賽，便吸引了超過4萬名觀眾到場。英國在2016年也正式成立英國電競聯會，隸屬文化傳媒體育部，除支援電競選手外，亦會興建全國電競訓練中心，以推動地方的電玩發展和人才培訓。

此外，電競比賽亦可創造不少就業機會，除職業電競選手外，還有旁述專家、賽事人員，以及負責技術支援、維修或布置場地等不同工作崗位，能夠有效推動本港的經濟發展。我希望香港旅遊發展局在今年夏季舉辦的"香港夏日派對"，能夠引入大型電子競技賽，相信能夠吸引更多來自不同國家的年輕旅客訪港。同時，我亦希望未來有更多相關大型國際賽事能夠在香港舉行，運用創新科技，例如虛擬實境、全息投影及動作捕捉等技術，促進電競選手與觀眾的互動，增強賽事的新鮮感和吸引力。另外，我希望政府積極利用地區街市的獨特文化，發展成為本地的旅遊景點，海外亦有不少成功例子值得我們參考，例如韓國首爾仁寺洞的通仁市場多年前人流很少、生意也不好，但是，政府決心活化市場，發行一種只適用於市場內合作商戶的古代銅板，用作購買食物，結果吸引不少本地和海外旅客慕名而來，訪客人數由2012年的5萬人躍升到2014年的17萬人。至於澳洲的維多利亞女王市場，除了是南澳家庭日常購買食物的地方外，也深受旅客歡迎。根據當地報章報道，在2016年有多達47%前往維多利亞州的外國旅客，會到該市場細賞當地民情。我認為，政府有必要重新審視街市的設計和定位，考慮選取合適的街市推行試驗計劃，提供導賞服務，並以社企模式運作，既為弱勢社群創造就業機會，亦能讓訪港旅客有更豐富、更多樣化的旅遊體驗，更深入認識香港。主席，我認為要推動香港的旅遊業發展，政府需要加強相關政策局和部門的合作，所以我認同並支持葉劉淑儀議員的建議，成立專責推動旅遊事務的政策局，專責處理所有旅遊事務，減少政府部門各自為政的情況，並有效地統籌各項促進旅遊發展的工作和政策。我希望政府能夠多管齊下，紓解旅遊業萎靡不振的問題，並發展多元化的旅遊項目，以提升本港旅遊業的吸引力和競爭力。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首先感謝姚思榮議員今天提出這項議案辯論，讓本會再一次有機會，討論如何充分地發揮本港旅遊資源的優勢。旅遊業佔本地生產總值5%，直接就業人口大約27萬，如果一併計算零售、酒店、餐飲及運輸業，相關人口總數更高達50萬。簡單來說，旅遊業好，這50萬名直接或間接員工便有工作機會，而且可以加薪，如果旅遊業處於寒冬期，這50萬名從業員恐怕都會受到直接影響。人所共知，現時旅遊業正處於調整期，很多人甚至說是在水深火熱之中。過去兩年，訪港旅客人數確實持續下跌，今年的情況亦不樂觀，預計會再跌2.2%。當中，內地旅客的跌幅更加明顯，加上歐洲及北美地區經濟復蘇緩慢，以及在聯繫匯率下，香港的產品確實越來越貴，令選擇在香港過夜的旅客的人均消費，亦預期會進一步下跌。很多議員都指出，本港的旅遊業在景點方面，確實出現"食老本"的現象，現在重點宣傳的旅遊景點依然是我們很熟悉的山頂、多年前投資的迪士尼樂園、海洋公園、星光大道及天壇大佛等。

如果說政府沒有考慮新的旅遊資源，不肯投資，又不是事實。政府正說服我們支持擴建迪士尼樂園，以進一步提升我們的旅遊基建，亦研究發展大嶼山。西九文化區的討論亦進行得如火如荼，相信很快會成為新的旅遊景點。但是，在現在的政治氣候下，究竟這些項目能否獲得本會通過，會否一拖再拖，其實都不知道。不過，我認為旅遊業最大的挑戰其實是來自數碼革命，以致很多新人類對旅遊概念的改變。很多年輕人不會再選擇參加旅行團，亦不會再追求去某個地方或景點拍照，"打卡"。他們要求的是體驗當地文化，以至跟當地人一起生活，我認為當局的旅遊政策要與時並進，以配合現在面對的數碼革命及不斷變化的旅遊概念。

不再追求到景點"打卡"，而是追求直接的體驗。

主席，我認為有關傳統旅遊模式已經過時的說法有點激進，不切合現在的實際情況，或者香港的現實。所謂"百人買百貨"，有些人喜歡到景點拍照，來香港購物，當然要鼓勵，他們為香港帶來很大的經濟效益。不過，哥本哈根確實根據這些概念的變化而提出了一些旅遊新策略，我認為值得香港政府借鑒。由於時間關係，我選兩點跟大家分享。第一，要發掘本土的新價值與情感聯繫。簡單來說，要令旅客對香港的體驗有很深的感受，會再度來港。第二，就是關注旅客體驗的同時亦要顧及本地居民的生活質素。主席，先說發掘本土新價值與情感聯繫。

我不知道局長有沒有想過如何進一步保育這些習俗。周浩鼎議員剛才提出要設立"文化傳承發展基金"，正正可以做到這點，我真的很希望局長可以考慮。這屆政府可能趕不及設立，我很期望下一屆政府會設立"文化承傳基金"，一方面讓我們正在式微的傳統文化特色可以保留下去，另一方面，亦能滿足現代旅遊新人類的需求。早前，我去過很多特色街道。在海味街，有一些曬鹹魚的老闆跟我說，現在沒有年輕人入行，再過數年，這些攤檔很快便會消失。如果我們可以從旅遊角度加以保育，既可為旅客增加旅遊體驗，亦能為香港保留這些傳統文化特色，你說多好。主席，由於時間關係，我簡略說第二點，就是政府在推廣旅遊的同時，要關注旅客對社區生活質素的影響，否則便會引起矛盾。

主席，香港作為彈丸之地，旅遊業卻可以成為四大經濟支柱之一，確實是一個奇蹟。與擁有自家賭業的澳門不同，本港的優勢是勝在靈活多變。

政府的首要任務，是正視和扭轉現時旅遊業的劣勢，善用和開發本港的旅遊資源。我們明白要增加旅客量存在困難，會影響本地居民的生活質素，所以政府更應該重質，以吸納消費力高的優質旅客作為主要出路。雖然政府推出一系列措施推廣本地旅遊業，例如成立盛事基金，支援大型商業項目，開辦電動方程式賽車、美酒佳餚巡禮、大坑舞火龍等盛事，旅客人數卻不升反跌。盛事基金的管理固然有待改善，但政府有否評估基金的成效？

旅客開始追求深度的旅遊項目，願意多花時間了解每個地方的風土人情。

主席，旅遊業是本港的支柱產業，與旅遊業相關的各個行業，包括飲食、零售、展覽等行業，合共聘請數十萬名前線人員。旅遊業實在養活了很多香港人，對本港作出極大貢獻。近年，本港旅遊業受到很大衝擊，來港旅客不斷下降。由於行業聘請大量基層人手，如果旅遊業持續不景氣，一定會引起連鎖反應，對零售及酒店等行業造成巨大打擊，影響基層生活。所以，我十分支持姚思榮議員提出的議案，我們應該痛定思痛，汲取教訓，研究如何振興本港旅遊業。旅遊業受到衝擊的原因很多，主要是國際大環境變化及本港的問題。關於國際大環境，近年內地經濟增長出現放緩跡象，加上人民幣兌港元轉弱，令來港消費變得較為昂貴。相反，我們鄰近的旅遊熱點，例如日本變得更加"抵玩"。這些地方更積極向中國旅客伸出友誼之手，推出很多便利國內旅客的措施。

國際大環境是世界性問題，不是香港可以解決的，但本港的問題絕對是我們的責任。自從2003年內地推出自由行，內地旅客逐年高速遞增，業界早已應接不暇，自然沒有時間思考持續發展的問題，政府規劃工作亦停滯不前，結果旅遊業變成重量不重質。但大家都知道，客源單一化是非常危險的，當國內旅客潮流一變，他們改去其他地方，對本港的影響便立竿見影。我認為，我們要反省一下如何改善本港旅遊業，不要單靠內地市場，應該盡量開拓更多元化的旅客市場，吸引更多高消費過夜旅客訪港，以期重質又重量。所以，我支持姚思榮議員的議案，要全面梳理具旅遊價值的資源，然後根據結果，提出優化方案。我認同香港需要優化旅遊設施，更要研發新的亮點。香港除了是國際大都會、美食及購物天堂外，還有很多自然和具本土特色的景點，可以吸引很多外國旅客，包括世界級的地質公園、充滿傳統文化的古老圍村、洋溢漁村風情的香港仔、景色優美的郊野公園等。我們過去沒有充分利用這些現成的旅遊資源，現在正好趁這機會大力發展本土特色遊。我相信只要當局做好策劃工作，有系統地推廣宣傳，以及提供合適的交通接駁，應該可以成功。要吸引長程國際旅客，本土特色是重要的工具。外國旅客如想體會國際大都會的風貌，大可到紐約、倫敦，不用長途跋涉來香港。所以，要吸引國際旅客，便要推廣大都會的本土特色遊，這樣做對國際旅客會有更大吸引力。而且，發展本土特色遊所費有限，亦可帶旺本土經濟，同時可以發揮旅客分流的作用，減輕旅遊旺區的人流壓力，真是一舉數得。我認為本港必須重建好客之都的形象。近年，由於無止境地追求客量增長，本港鬧市和旅遊區經常人山人海，加上有些旅客的不文明行為，令本地市民產生反感。同時，近年出現反水貨活動，加上一小撮人打着本土旗號，對內地旅客做出趕客行為，令旅客非常反感。目前，本港旅客減少，市民與旅客之間的矛盾稍為紓緩，但一旦旅客人數回升，矛盾又會激化。所以，我希望政府與業界想辦法化解矛盾，重建好客之都的形象；否則，即使我們的旅遊基建做得再好，到頭來市民及旅客仍然一肚子氣，最終只會得不償失。最後，我認為旅遊業界必須下定決心，打擊業內一些害群之馬。目前，國內仍有不少廉價的香港旅行團，其實都是購物團，他們會用很多時間強迫旅客購物。這些負面消息已嚴重打擊本港旅遊業的形象，旅遊業應聯同內地有關方面禁止這類廉價購物團，防止再有"劏客"情況出現。
主席，我很感謝姚議員提出，為振興香港本地旅遊業，政府應充分發揮本地旅遊資源的優勢。但是，要討論這項議題，我們必須注意為何本地旅遊資源的優勢如此難以發揮。

我認為這一切都源於一個原因，就是我們沒有文化。本地旅遊資源的優勢並非單純關乎賺到多少錢、哪個景點吸引，諸如此類。

香港政府從來都沒有重視本地歷史。從最近的一件事例，大家可以容易、清晰地看到何謂本地資源。本地建築就是我們的資源，但我們沒有文化，不懂得保育屯門紅樓。

紅樓屬一級歷史建築，但過去數年原來被用作"劏房"，到了現在才知道它已經以500萬元賣了給一名大陸人，無端被拆，市民才群起注意。

我剛剛談過歷史、飲食及自然環境。

小商販一方面被領展壓榨，一方面要在那裏做生意，怎樣說也說不通。

韓國投放很多資源來銷售電影及推廣食品。很多年前，一套"大長今"劇集，令香港人對韓國食品感到興趣，該國的化妝品及衣服都隨之打入國際市場。

旅遊這開心的事情可能需要跨政策局合作，旅遊涉及發展、交通、工商、環境，甚至民政的範疇。

剛才很多議員提到，很多事情已經被忽略，包括一些食品，如雞蛋仔、豆腐花等。為何美食車不能售賣臭豆腐，一定要售賣指定食品？我同意美食車真的未能達到市民的期望。

我希望局長考慮跨局推廣旅遊業。

主席，我要多謝姚思榮議員提出這議案。

海是我們極佳的天然旅遊資源。美國有龐大漁業，當中有七成屬於休閒漁業。香港擁有1,000多公里的海岸線，卻沒有充分發揮這方面的優勢。

如今漁業的作業區域被填海填得越來越小，這裏有海岸公園，那裏又有新機場，業界有很大怨氣。政府在損害海洋資源的同時，並沒有制訂措施幫助行業轉型，與旅遊業配合，我對此相當失望。

我希望能為來港旅客提供新體驗，希望政府落實這方面的政策。除了海之外，我們也很想推廣生態旅遊或休閒農業。

代理主席，香港人熱愛旅遊，其中以日本、台灣、韓國等地方最受歡迎，而這些地方在推廣旅遊業和吸引旅客方面所採用的手段，似乎比香港多，包括推廣節慶、購物及四季景色，而在文化推廣方面亦花了不少工夫。

購物天堂當然是我們的優勢，但是否這樣便可以吸引遊客？說回旅遊業，它是香港四大經濟支柱之一，訪港旅客人數在2015年下跌了2.5%，而2016年更差，下跌了4.5%。2016年上半年與入境旅遊相關的總消費金額約為1,440億港元，但亦按年下跌13.6%。

至於毗鄰的內地，則興建了很多人工景點，其中包括購物城，而這些都是內地認為很有用的。

我和其他同事一樣，在數年前亦曾提議發展民宿，以體驗特色旅遊、住宿和文化吸引旅客，而香港政府表面上似乎十分樂意作進一步探討，但在法例方面卻跟不上民宿的要求。

由於民宿的發展毫無寸進，鄉郊村民，特別是一些年輕戶主想利用自己擁有的房屋資源推廣民宿服務，根本並不可能，同時亦關卡重重。

周浩鼎議員提出要"推廣、保護及傳承本土文化、習俗及傳統技藝"，我對此非常同意。舉例而言，佛誕的長洲太平清醮及農曆年的林村許願樹均甚具特色，是其他地區所沒有的。雖然這些對旅客及當地居民都非常吸引，但後者卻對這兩項節慶活動又愛又恨。

推廣旅遊不單要在法例方面作出配合，還有交通、飲食及其他方面的配套，全部皆非常重要。因此，我認為政府在推廣節慶活動時，必須考慮旅遊配套，亦要考慮景點的承受力，否則，過猶不及未必是好事。

代理主席，首先感謝姚思榮議員提出原議案。旅遊業是香港其中一項支柱產業，佔本地生產總值約5%，就業人口約為27萬；旅遊業同時亦帶動零售、酒店、餐飲和運輸等行業的發展，對香港經濟有很大貢獻。因此，對於如何促進本港旅遊業持續發展，我和香港經濟民生聯盟的同事均十分重視。林健鋒議員今天提出的修正案，表達了我們的一些關注點和具體建議。儘管香港目前仍然是世界上接待最多旅客的城市之一，但本地多個旅遊景點已經營運多年，部分配套設施亦落後於發展所需，對遊客的吸引力正逐漸減弱。與此同時，世界旅遊業的競爭日趨激烈，各地或爭相開發新景點，或簡化旅遊簽證手續，加上多種外幣兌港元的匯價下跌，這些因素均削弱了旅客的訪港意欲。至於香港正在規劃和建設的一些新景點，例如飛躍啟德、西九文化區和香港迪士尼樂園擴建等，均要好一段時間才能落成，顯然是遠水難救近火。為了對症下藥，我認為特區政府應該適時調整旅遊業發展的策略，分別採取短、中、長期的應對措施。其一，政府應善用本港作為東西方文化交流樞紐的優勢，發掘現有各項旅遊資源的潛力，包括地質公園和郊野公園等自然景觀；博物館、歷史建築和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等人文景觀；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及香港藝術節等大型盛事，以便全方位推動多元化和高增值的旅遊項目。其次，政府必須妥善地規劃和投放資源，以增加新景點，並完善相關配套設施，例如特區政府表示，將於今年內為在啟德郵輪碼頭旁邊的"啟德旅遊中樞"招標，打造世界級的旅遊亮點。我認為當局應同時加快規劃興建啟德體育園區，以舉辦更多國際體育比賽和大型活動。隨着港珠澳大橋及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全段將先後落成，當局應該推動加快興建機場第三條跑道，並完善相關的交通接駁和基建配套設施，使赤鱲角機場及其周邊地區形成一個匯聚航空、鐵路、公路和渡輪的大型綜合交通樞紐，並且參考其他地方，例如荷蘭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機場發展航天城的經驗，優化香港機場管理局的"SKYCITY航天城"項目，藉以規劃發展一個集旅遊、會展、商務、零售、餐飲和娛樂等功能於一身的專區。至於整個大嶼山"北發展南保育"的發展方向，已於2016年年初進行公眾參與活動；當局預計今年上半年可以公布發展藍圖。

同樣不容忽視的是，特區政府應該盡快就旅遊業制訂長遠及全面的政策和進行整體規劃，並且完善推動旅遊業發展的相關制度和架構。今天剛好在立法會進行首讀的《旅遊業條例草案》，旨在成立法定機構旅遊業監管局，為旅行代理商、導遊及領隊的發牌制度及規管訂立法律框架。我認為由於旅遊業涉及多個政策範疇，當局應該研究成立跨部門組織，以便統籌和協調旅遊業及相關行業的發展，例如在資源投放方面。除了擴建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和亞洲國際博覽館外，當局亦應該在土地規劃上增加會展場地的供應，以興建大型的會議展覽中心，吸引更多國際會議和展覽在香港舉行，從而提升會展旅客的數目。代理主席，在旅遊業發展藍圖和規劃的實施方面，當局既要與不同持份者溝通，又要完善跨部門協調，更要尋求與其他相關地區合作，而旅遊業界亦應該改善從業員的待遇和培訓，致力提升服務質素和接待遊客的能力，共同維護香港作為好客之都的形象。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首先，我也要感謝姚思榮議員動議這項議案，因為透過討論如何令香港成為更具吸引力的旅遊城市，我們其實可思考一下如何令香港成為一個更好的宜居城市。只有一個真正的宜居城市，才是一個具吸引力的城市。很多時候，當我們討論如何能令香港成為一個具吸引力的旅遊目的地時，我們都會考慮可否增加更多景點，並使其成為世界級；一如田北辰議員所說，我們要打造世界級景點。

但是，旅遊業的概念已開始更替，現時流行的是逗留更長時間作深度旅遊。所謂深度旅遊，是希望真正見識一個地方的風土人情，了解當地居民日常的衣食住行，加深認識當地真正文化及居民的精神面貌。以台灣為例，雖然有很多著名的旅遊景點，但真正令台灣成為一個具吸引力的旅遊地點的是其人情味，這才是台灣最美麗的景點，也是台灣一直打出來的一張世界級的牌。

我們需要思考一下。另外，香港人的精神面貌、人民風景又是如何？香港是否一個有人情味的都市？說到這點，香港也是世界級的，但它並非一個親切待人、有人情味的都市，而是一個冷冰冰的都市，沒有甚麼社區關係。因為每個人都在捱着全世界最長的工時，下班後人人都很疲倦，好像行屍走肉般飄過。香港最著名的是甚麼？

所以，如要令香港的人民風景更美，便有必要就看似毫無關連的標準工時立法。

此外，青年人亦可以進行具創意的街頭藝術表演，繼而形成一種本土文化。很多藝術家都可以進行街頭表演，這些都是極具吸引力的地道特色。談到更重要的地道特色，剛才何俊賢議員說連買串魚蛋吃也沒有地方，香港是否需要一個夜市呢？在墟市事宜小組委員會內，不同黨派、不同陣營的議員都一致贊成我們應盡快落實墟市政策。這是因為小小的墟市不單可以真正改善香港人的民生，使基層的營生權獲得保障，甚至可以令我們的本土特色得以發揮，從而振興或扶助旅遊業。因此，墟市政策的確應盡快落實。

政府似乎並沒有積極提供援助。有意設立墟市的團體要逐個政府部門叩門，詢問應怎樣做。土地資料極度神秘，申請程序極度繁複，一般小販真的無法入場，即使是中產人士或藝術家，也不知道應怎樣做。這些團體為了申辦一個墟市，動輒需花半年時間。

更重要的是，我們已將很多由下而上的責任交託給民間組織。其實，民間組織申辦墟市，要花很多人手和資源，但政府在這方面並沒有提供配套。所以，我希望政府能成立種子基金推動墟市政策，真正以由下而上的方式推動見證着香港人活力和本地文化的墟市。我再次感謝姚思榮議員動議這項議案。

代理主席，首先，我要多謝姚思榮議員提出"充分發揮本地旅遊資源的優勢"的議案。我向他致謝，並不是說客氣話，而是我特別喜歡他用"旅遊"這兩個字。"觀光"、"旅遊"好像是兩個可以互相交換的詞語，但其實分別十分大。

旅遊當然比觀光深入得多，旅客與當地人發生一些情感關係，而不是僅建立於利益之上。

所以，如果有同事只是重視內地旅客，認為景點"食老本"不可行，他所談到的便是觀光。一味強調發展，一味強調要增加新景點，這便是觀光。這種只講求發展、發展、再發展的思維，不知拖累了香港多少行業。社福界便是其中一個被拖累的行業，為了順應管理要求，要求業界不斷講求無止境的發展，結果為了創新而無法累積任何經驗，事事只求闊，而不求深，最終只會拖垮業界。

現時香港旅遊業發展每每講求創新，以及要追上其他國家，如果遊客只要求一式一樣的發展，為何要選香港？

換言之，本港旅遊業近10年根本不是在自由市場的原則下運作。

所謂數據說明一切，商界以就業問題作威嚇，更完全是狗屁不通的歪理。他們只是希望維護自己的利益，尤其是他們持有商鋪物業的利益，借自由行形成優勢，操控市場，一切根本談不上自由市場。真正的自由經濟運作，應該解除誘使市場只會集中於中國客源的框架，特別是要移走有利編造中國客源優勢的零售業數據，因為建構出來的經濟收益是虛假的，不符合真正旅遊管理學的要求。旅遊業和保留大部分最終收益的零售業應該放眼於全球不同國籍的客源。我認為要充分發揮香港的旅遊優勢，可以從郊野公園、墟市、歷史、民宿、18區社區遊和單車遊的角度來思考。

外國人認為西貢是一顆明珠，大嶼山是一個後花園，更有人專門來港行山。相反，如果香港以發展為名，肆意破壞郊野公園，是一個"倒米"的行為。墟市方面，全東南地區的旅遊城市也有夜市支撐，香港偏偏反其道而行，不斷打擊小販墟市。其實，今年新年期間，通州街夜市和朗豪夜市的壯觀情況，已足見值得推行，希望食環部門給一條生路，讓墟市可以發展。歷史方面，澳門雖然有很多賭場，但當地不僅發展賭場，還保留了很多歷史文物，例如教堂等保育得非常好。相反，香港連皇后碼頭，甚至紀念孫中山的紅樓也保不住。民宿方面，現時很多年輕人旅行時會選擇住民宿，或工作借宿。

十八區社區遊，對旅客而言，最重要的景觀是人，是人情味，是人文關懷，人文關懷比景點更有吸引力。請這個社會和政府多加考慮人文關懷的角度。制訂單車政策，發展單車遊探索18區的香港，也是其中一個可行做法。如果只用發展思維來思考旅遊業，即使用大嶼山興建新景點，最終也只會坐食山崩。與其這樣，不如強化香港現有優勢，追求深度，而不是新度，"食老本"其實並無不妥。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旅遊業是香港經濟其中一個重要支柱，無論在推動經濟的發展及提供就業機會方面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旅遊業的蓬勃直接帶動其他行業的發展，例如零售、住宿、餐飲及我所屬的運輸和物流業。就以的士為例，它是旅客首選的交通工具，因此旅客增加便有助增加的士司機的收入。鑒於旅遊業對香港的經濟發展十分重要，我們應該不斷提升旅遊競爭力，促進旅遊業的持續發展。因應旅遊業帶來龐大收益，近年周邊地區均積極發展旅遊業，增添不少新的旅遊設施。香港單憑購物天堂及美食之都的"老本"作為吸引旅客的賣點已不奏效；加上環球經濟不景氣，去年整體訪港旅客較2015年下跌4.5%至5,670多萬人次，是連續第二年錄得全年跌幅。作為本港主要客源的內地旅客，跌幅更高達6.7%。我們的確有必要正視訪港旅客數目持續下滑的問題，甚至必須重整旅遊資源，以提升本地旅遊業的競爭力，鞏固香港作為亞洲主要旅遊城市的地位。

隨着港珠澳大橋將於不久將來建成並通車，加上機場北商業區的發展，預計訪港旅客數量將會有所增加。因此，我認為擴建迪士尼樂園是有必要的。香港景點老化及了無新意是不爭的事實，但旅遊業的發展正朝向多樣化，開拓多元化的新旅遊景點因而事在必行。當局應該投放更多資源，以建立更多具規模、具創意、具特色的旅遊項目，從而提供多元化的旅遊設施，讓旅客有更多選擇，以滿足海外旅客的不同要求。與此同時，當局亦要善用現有的旅遊資源，例如郊野公園、地質公園、博物館、古物古蹟等，通過整合、修葺、包裝、宣傳等手法，提高這些既有旅遊設施的吸引力，為我們的旅遊資源增加新元素。舉例而言，就如巴士環島遊，雖然現時已有開篷雙層巴士，但經過包裝後，近日便有"水晶巴士"推出，旅客除可坐在巴士欣賞香港的風景外，還可品嘗地道點心，這又是另一種旅遊體驗。我們應該歡迎這些新產品，亦應該多予鼓勵。大嶼山一直擔當香港後花園的角色，但現時的旅遊景點過分集中在北大嶼山，當中包括迪士尼樂園、昂坪寶蓮寺和天壇大佛、東涌吊車及大澳水鄉等，假日及旅遊旺季時旅遊配套設施不勝負荷。政府應善用南大嶼山的天然旅遊資源及景點，如貝澳、長沙及塘福等傳統度假地區，透過較完善的旅遊基礎設施，除發揮分流旅客的作用外，還可帶動區內的發展。為配合大嶼山的發展，政府應考慮開放海天碼頭予本地市民及內地訪客使用，以完善大嶼山的交通規劃及配套。不僅是硬件，軟件亦十分重要。旅客對旅程是否滿意，景點的吸引力固然重要，但服務質素亦不能忽視。對於人生路不熟的旅客，的士是他們首選的交通工具，但旅程是否愉快便取決於的士司機的服務質素。雖然優質的士服務督導委員會每年舉辦的士司機嘉許計劃，至今獲獎的司機相當多，加上過去的士司機拾遺不昧的個案亦多不勝數，但我不得不承認，一顆老鼠糞便足以毀掉整鍋粥。一小撮害群之馬濫收車資、"劏遊客"，會嚴重影響其他守規經營、努力為乘客提供優質服務的的士司機。所謂"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為保香港旅遊之都的聲譽，因此確保的士服務質素十分重要。我希望警方加強對的士違規行為執法，並要求法庭予以嚴懲，重判屢犯者之餘，甚至應考慮吊銷涉事者的執照及予以監禁，以起阻嚇作用，杜絕"賊的"或"黑的"。對於葉劉淑儀議員及陸頌雄議員的修正案中建議，成立專責政策局負責推動旅遊業，自由黨對這提議是有保留的，因為現時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轄下已設有旅遊事務署，加上香港旅遊發展局，如果再另設一個旅遊局，我們便覺得有架床疊屋之嫌。我們覺得，目前的問題是各個政策局各自為政，欠缺溝通及協調，導致政策未能有效推行。如果不設法解決目前的施政困局，再增設一個政策局也是於事無補。香港的旅遊基建及配套設施的發展遠較鄰近地區緩慢，因此當局必須急起直追，提供更多新旅遊資源，讓旅客有多元化的旅遊體驗，滿足不同市場的需要，以促進旅遊業持續發展。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全球經濟發展放緩，香港不能獨善其身，旅遊業更是首當其衝。數據顯示，2016年的整體訪港旅客有5,600多萬人次，較2015年下跌4.5%，連續兩年錄得跌幅，而2016年訪港過夜旅客的人均消費是6,600元，亦較2015年下跌8.7%。香港旅遊發展局更預計，今年的訪港旅客及人均消費將會進一步下跌。兩年前，市民仍然嚷着旅客過多，如今已是此情不再。地鐵車廂不再擠滿自由行旅客，街上少了人說普通話，遊客區如旺角、銅鑼灣的吉鋪有增無減，相信不少市民都感受得到。旅遊業的高峰期已過，現正進入調整期。如何利用調整期重整旗鼓，吸引更多高質素、高消費的過夜旅客，是未來工作的關鍵。自SARS後，香港的旅遊業發展受惠於自由行政策，旅客數目曾急速膨脹，但只是一種粗放式的增長。當時政府以至整個社會都沒有認真思考過、規劃過如何持續發展旅遊業。過度依賴粗放式的自由行政策，不單令本地的主要景點和購物區無法承擔，拉高租金之餘，更令一些針對內地遊客的商鋪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在一些地區，金鋪、藥房比便利店還要多，擠壓傳統店鋪，直接影響居民生活。儘管旅客減少對旅遊業界來說是一個打擊，但不幸中的大幸是，雖然內地旅客較去年減少了6.7%，但來自短途及長途地區的旅客數字均有上升，當中以印尼、馬來西亞及泰國的旅客升幅最為明顯，超過12%。不過，來自新市場如印度、俄羅斯的旅客人數，則有所下跌。這些數字反映本地旅遊業正面臨客源上的轉變。因此，政府當局和旅遊業界都不能再墨守成規，應積極重整政策及規劃，針對不同的客群，特別是一些高要求、高消費的旅客，讓他們多來香港，有更多不同的體驗，更好地感受香港的文化和城市特色。這些規劃需要有專門的政策局負責，而我一直認為，文化、體育和旅遊政策是有潛質及需要一併考慮、一併發展的。除了景點外，遊客的體驗非常重要，例如國際七人欖球賽、維港渡海泳、渣打馬拉松、香港龍舟嘉年華及電動方程式賽車，都是發揮了文化、體育和旅遊元素的盛事活動。如果能成立文體旅遊局作統籌調配，將可充分發揮三者的協同效應，效果會更為理想。代理主席，不論政府會否就此成立一個獨立的政策局，對於現時旅遊業的景點資源、配套資源和人力資源，政府都需要逐一檢視。景點資源方面，先看看鄰近國家的情況。新加坡自2008年起，差不多每年都有新的旅遊景點落成。韓國則透過吸引旅客前往參觀韓劇和電影的拍攝地點，打造新的旅遊點。香港在這方面就顯得有點失色，近幾年都沒有大型的新景點落成，只有少數現有景點，例如需更新設施的迪士尼樂園，而且不少景點都開始老化，吸引力大大減低。要維持甚至提升香港的吸引力，就必須有新的旅遊設施。舉例而言，年初政府公布在西九文化區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便可以提升本地文化旅遊的層次，融入中西文化交匯的特色；而啟德體育園區亦應從旅遊的角度更好地進行設計。

去年施政報告提出為啟德旅遊中樞及大嶼山進行規劃研究等。有部分計劃由於涉及不同的持份者，阻力較大，但我希望當局能夠花時間聆聽各方意見，盡快取得平衡，落實相關計劃。配套資源方面，香港地小人多，每天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人數極多，加上每年數千萬名旅客，早已對各種交通工具構成相當大的負荷。我們必須繼續透過興建新的鐵路支線和進行新的規劃，改善交通安排。另外，對於現有景點的配套，亦要有適當的更新和調整，例如就郵輪碼頭的業務而言，當局必須加強推廣及改善附近一帶的交通安排，設法增加旅客留港的時間，以及吸引更多郵輪以香港作為母港。人力資源方面，過去曾發生一些旅遊領隊和導遊與旅客之間的爭拗，或強迫購物事件，雖然情況並不普遍，但卻嚴重損害了香港作為國際旅遊之都的聲譽。

代理主席，旅遊業是本港重要的支柱產業，值得政府當局投放更多資源以調整有關政策，作更好及更仔細的長遠規劃，令本港旅遊業得以持續發展。

代理主席，我今天很高興聽到在座無論左、中、右政黨的議員對此議案都非常支持，只是大家側重的內容有所不同，有些人可能覺得豆腐花很重要，有些則覺得墟市很重要，我覺得都沒有問題，所有意見都是歡迎的。

但今天，議會中的左、中、右政黨都同意旅遊業對香港非常重要。

議會中不同黨派的議員都覺得旅遊業對香港很重要，我相信是因為他們見到身邊從事不同行業的朋友都受到旅遊業衰退的影響。

我們可以舉辦一些節日，例如"中藥節"、"海味節"等。雖然香港美容業現時有很多爭議，但本地的美容業及美髮業過往成績輝煌，帶領整個亞洲，怎樣令這些行業發揮所長，吸引周邊的遊客來港？我相信政府可以為以上的行業多提供資源，在不同月份舉辦節日，這些行業一定會配合。

當然，本港本身亦有很多資源，姚思榮議員也提過本港有很多郊野公園。

代理主席，我作為新界東的民意代表，亦是北區區議員，我必須說，香港當然歡迎旅客，這是作為國際都會應有的待客之道。不過，一個城市不可能無限量接待世界各地的旅客，這是承受能力的問題。作為北區的民意代表，我必須代這區的居民說，現在北區受到的壓力仍然非常大。

水貨店越開越多，旅客或水貨客都很多。即使全港各區鋪租下跌，北區的鋪租反而上升，縱使銅鑼灣的鋪租已經下跌兩三成，北區的鋪租卻倒升一成多。租金貴、物價貴、港鐵"塞爆"、地區街道"塞爆"，很多垃圾、紙皮，因為有些人在那裏拆包裝箱，滿街都是垃圾。

北區有些水貨店也曾被人投擲燃燒彈，放火燒鋪。我想說的是，我們歡迎旅客，但我們不歡迎一些來香港"走水貨"的人。對於旅客，我們也要考慮我們的承受能力；否則，我們的城市根本承受不到龐大的旅客量，我們的交通、公共設施等都不能配套，只會令旅客有不愉快的旅遊經驗，也會令香港這個旅遊城市的聲譽受損。

代理主席，請不要笑，你有機會來北區的話，我會盡地主之誼帶你去走一走，情況真的非常惡劣。正因為水貨問題，這數年，北區的中港矛盾實在水深火熱。

有地區官員曾對我說："'阿廷'，如果水貨店營業至晚上，旺角年初一的暴動事件，一早便已經在上水發生"。這不是危言聳聽，北區確實民怨沸騰，到了現在，問題仍未解決。代理主席，我早前要求警務處處長增加人手在北區維持秩序，因為大量旅客加上水貨客，令社區秩序混亂，但警務處處長拒絕我這項合理要求。

水貨問題與旅客來港的問題是互相重疊，很多本地市民根本分辨不出，哪些內地人來"走水貨"，哪些人來買日用品回內地自用。所以，我在此呼籲，政府真的要體諒北區居民的苦況，請政府到其他地區發展旅遊業，不要來北區，越南面越好，最好到南區，因為那裏有大量旅遊設施，旅客可以吃海鮮、出海、看漁船等，都是很有特色的活動。

梁國雄議員剛才說來港的全部不是旅客，而是內地人，但內地人來港旅遊也是旅客，畢竟過門都是客，我們應該待之以禮。三年前，我和何俊賢議員一起前往吉澳，當時我們很希望探討民宿政策能否為香港帶來更多旅遊新樂趣。很可惜，3年後，我們依然在討論這個話題，繼續"煲無米粥"。事實上，國際旅客的趨勢是未必會參加旅行團，而可能改為自由行或深度遊，並由以往入住酒店變成入住體驗式的民宿。

主席，我當然要多謝姚思榮議員，他除了在2013年10月23日提出一項關於香港旅遊業長遠規劃的議案之外，今天再次提出議案。

很多同事只是利用這個機會談談自己對文化、歷史、產業或其他事情的看法。

葉劉淑儀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建議成立一個專責推動旅遊事務的監管機構，以統籌各個部門，避免政出多門，各自為政，甚至架床疊屋。

個別同事提出了他們對於旅遊的個人看法。

事實上，談論個人的旅遊喜好，與談論旅遊業作為一個產業所遇到的問題，以及如何推動和協助旅遊業，是天與地的兩回事。談論其他細節之前，我想提出一點。雖然剛才同事已經大概提及，但我想聚焦說說，其實旅遊不單講求旅遊景點、基建設施或天然優勢。

所有同事均曾出外旅遊，很多香港市民也有旅遊經驗，大家珍惜甚麼呢？

特別是近日發生了較多暴戾事件和劫案，保安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第二，關於香港的空氣，這也非常重要。很多人選擇是否前往一個地方時，對當地的污染情況十分敏感，這方面我們同樣需要加把勁。第三，這點是剛才有同事提及，也可以從不同角度看待，便是關於香港的友善。

近年旅遊業面對很大的問題，原因便是這方面做得不足夠，友善十分重要。第四，我想談談我們的語言能力。以往香港是出名的中外薈萃的地方，但我們在這方面不斷退步，我們的英語表達能力不斷落後，甚至比起一直以來的對手新加坡，似乎越來越差。

我只希望局長聽到今天眾多同事的意見後，好好珍惜旅遊業界現有的所有資源，解決所面對的困難，令香港可以在這方面做得更好。多謝主席。

主席，首先，我感謝7位議員就我的原議案提出修正案。我動議議案目的是拋磚引玉、集思廣益，希望當局能夠認真聽取大家的意見，紓解旅遊業目前的困局。葉劉淑儀議員的修正案提出成立專責推動旅遊事務的政策局，即成立旅遊局，這與旅遊業界的目標一致。不過，我擔心短期內未能成立旅遊局，故建議政府不妨從成立跨部門的統籌委員會入手，先處理目前的發展問題。所以，我會支持葉劉淑儀議員的修正案。胡志偉議員在修正案提出要嚴格遵守2007年發表的"經修訂的大嶼山發展概念計劃"，我不同意這項建議。既然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已對整體規劃作出更新，我們就不應走回頭路，返回原本已不合時宜的方案。另外，胡議員在發言中提到要修改相關法例以支持共享經濟，並提及Airbnb的營運模式。這種模式根本不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原因是香港人口密集，這種模式容易衍生很多安全和滋擾問題，亦對持牌賓館和酒店經營者不公，更不合法。所以，我會反對胡議員的修正案。林健鋒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是在原議案的基礎上增加不少具體建議，包括發展高端的會展業和航空業。其實，強化傳統旅遊業與充分發揮本地旅遊資源的優勢並無衝突，而且能起互補作用。所以，我會支持林議員的修正案。郭家麒議員在修正案中將一些社會問題歸咎於自由行政策，措辭內容讓人以為自由行是激化內地與香港矛盾的元兇。我認為滋擾問題是在一些地區出現的個別現象，我們不能抹煞自由行對香港整體經濟的貢獻。所以，我會反對郭議員的修正案。田北辰議員提出要打造世界級及可持續的旅遊景點，特別是發展賽車產業。目前，我們的一些景點確實有老化跡象，應予檢討。如果可打造一個世界級、有吸引力、具地標性的大型景點或大型盛事活動，以作為我們旅遊業的標誌項目，彌補目前吸引力不足的問題，這當然是件好事。所以，我會支持田議員的修正案。周浩鼎議員在修正案中提出設立一項"文化傳承發展基金"。

我同意政府可以為此投入更多資源，並由旅遊業入手推廣、保護和傳承本土文化。所以，我會支持周議員的修正案。陸頌雄議員的修正案提出明確規定旅行社和導遊及領隊之間的僱傭關係，而相關建議將會在《旅遊業條例草案》中有所體現，亦將能保障旅行社和僱員雙方的利益，這與旅遊業的發展並無矛盾。

主席，我很感謝姚思榮議員今天提出議案，以及多位議員就議案提出修正案並在辯論期間作出發言。對於議員所提出的寶貴意見，我非常同意，而事實上很多意見已經反映在我們的旅遊政策及措施上。就議員提到的主要範疇，我現在談談政府的看法。政府一直有就旅遊硬件和軟件設施作出短、中及長期的整體規劃。我們的政策目標是強調旅遊業不應只追求旅客人數增長，而應追求平穩、健康及長遠的發展。策略上，我們旅遊業的規劃重點是凸顯香港別具特色的元素，以增加多元化的旅遊產品，開拓更多市場和吸引更多高消費的過夜旅客訪港。在早前公布的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中，我們繼續依循上述政策方向及目標，落實由政府及香港旅遊發展局推出一系列的支援措施，以振興旅遊業。綠色旅遊多位議員在辯論中提及綠色旅遊，我們同意香港擁有豐富的綠色資源，例如有很多不同類型的行山徑。旅遊事務署一直聯同漁農自然護理署、旅發局、旅遊業界和其他活動主辦機構，透過旅發局的"香港郊野全接觸"推廣平台，積極向旅客推廣各區以自然為本的綠色旅遊產品及郊野景致，包括中國香港世界地質公園、遠足路徑、離島遊、單車旅遊路線，以及由業界或其他機構舉辦的導賞活動及綠色旅遊產品。在2017-2018年度，我們會向旅發局撥款500萬元推出"綠色深度遊先導計劃"，為旅遊業界提供資助，鼓勵業界開發對綠色旅遊有興趣的市場，推動業界發展更多元化的深度綠色旅遊產品。業界在開發新的旅遊產品時，亦會根據相關部門保護大自然的規定，例如在進出地質公園特定地區的車輛須領有許可證的前提下籌劃行程安排。政府亦認同大嶼山有發展綠色旅遊的空間，並會根據平衡發展和保育的原則進行規劃研究。

景點規劃在旅遊硬件方面，政府一直努力不懈，發展和改善香港的旅遊設施，並從多方面着手提升競爭力。這方面的工作包括不斷更新現有景點，例如香港迪士尼樂園和海洋公園不斷推陳出新，推展很多不同的項目。我們預計這些項目在這數年會陸續落成。相信大家都同意，維多利亞港是國際知名的景點，更是香港獨特的天然資產。近年，中環新海濱成為了旅客的聚腳點，同時亦提供理想場地，讓美酒佳餚巡禮及國際汽聯電動方程式賽車錦標賽等大型活動得以舉行。政府明白社會對海濱發展有期望，發展局會繼續聯同海濱事務委員會積極推動落實優化海濱的項目，以配合各地段獨有的特色和潛力。政府已預留5億元作首階段推動海濱發展之用。在2017年至2019年間，香港會有其他新旅遊景點相繼落成，包括西九文化區的各個景點。長遠而言，我們正推展"啟德旅遊中樞"計劃，以期將該處發展成世界級的旅遊及休閒景點。政府亦會繼續就大嶼山的發展進行規劃研究，包括研究運用北大嶼山作休閒及旅遊用途。這些新旅遊景點將有助豐富旅客在港的旅遊體驗，保持香港的競爭力。至於議員在會展場地方面的建議，政府一直有研究增加香港會展場地面積的不同方案，以維持會展業的競爭力。其中，待沙中線會展站落成後，政府會在該站上蓋興建會議中心；香港貿易發展局應政府邀請，正就此計劃進行設計工作。西九文化區管理局亦正考慮在西九文化區中心的西部，興建一個中型多用途的場館，為展覽、會議及表演提供場地。

設立旅遊局葉劉淑儀議員和陸頌雄議員在修正案中提到成立專責推動旅遊事務的旅遊局。我想指出，本港的旅遊政策、宣傳和監管架構多年來一直隨着市場趨勢並因應業界和社會的意見而演變。現時，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轄下的旅遊事務署專責制訂旅遊發展策略，分配資源，落實各項旅遊政策，以及統籌和協調各方，推動旅遊業發展的各項工作。一直以來，旅遊事務署、旅發局和香港旅遊業議會都有各自的角色，在政策規劃、旅遊推廣及業界規管方面有清晰的分工。事實上，旅遊事務署一直在各項旅遊業發展工作上發揮統籌及協調角色，促進本港旅遊業平穩、健康及長遠發展。政府各政策局、部門和旅發局在考慮與旅遊有關的措施或建議時，均會與相關持份者討論，例如區議會、地區人士、諮詢組織、專業團體如旅遊業界的代表等，廣納各界的意見。總括而言，我們會繼續與旅遊業界攜手合作，促進香港旅遊業長遠和健康發展。我們會繼續虛心聆聽大家的意見，包括區議會和地區各持份者，以及公眾的聲音，以集思廣益，鞏固香港作為旅遊勝地的地位。

主席，我動議若稍後就"充分發揮本地旅遊資源的優勢"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點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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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成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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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我命令若稍後就"充分發揮本地旅遊資源的優勢"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點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

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主席，各位同事，我感謝35位議員就我的原議案發言。從大家的發言可見，無論是建制或泛民議員，大家都支持香港發展旅遊業。大家在很多問題上都有一定的共識，其中包括：一，旅遊業確實需要改變粗放式的發展，不能"食老本"，我們必須以多元化、深度體驗的策略發展旅遊業；二，發展綠色旅遊和文化旅遊的方向是正確的，政府必須在政策上拆牆鬆綁，指派高層次的政策部門負責統籌，優先建設旅遊相關設施，才能充分發揮本地旅遊資源的優勢；三，除了提升香港本身的軟、硬件外，我們還要秉承好客之道，這是歡迎旅客的前提，不能再讓不禮貌的行為和欺騙旅客的事件發生。大家提出了很多創新的項目，例如田北辰議員所說的賽車旅遊、陳振英議員提出的美食旅遊、譚文豪議員提及的二戰歷史遺蹟導賞等，這些都是很好的建議。我希望政府能夠聽取大家的意見，盡早落實有關建議。